主席，最近，一宗5歲女童遭虐待致死的法庭案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虐待兒童問題。有保護兒童組織指出，去年因疫情關係，學校多次停課及有不少家長在家工作或失業，以致兒童與家長相處時間增加，磨擦因而增多，而虐兒相關的求助個案數目亦有上升。另一方面，在停課期間，有家長未能留家照顧年幼子女，導致疏忽照顧子女的個案上升。

主席，現行多項法例保護兒童免受傷害及虐待。這些法例包括《侵害人身罪條例》、《刑事罪行條例》、《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及《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

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保護兒童，但如何保護才是核心問題。每次發生虐兒案後，政府都以"會就事件作出調查檢討"等回應敷衍了事，而檢討後的跟進工作同樣出現問題，結果類似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這些都是很實在的建議。政府有沒有聽到市民或民間團體的聲音？

主席，有關學前單位的駐校社工先導計劃，正如主體答覆所說，我們現正進行檢討。

至於其他團體的建議和意見書，我們已經收到，將會研究和審視。大家應留意的是，我們現已設有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就兒童死亡個案作出檢討。然而，由於司法程序需時，而該委員會須待死因研訊完成後才可展開工作，所以現已公開的委員會報告可能是關於數年前的個案。
主席，從這項質詢提及的虐兒個案看來，香港的兒童保護網未能發揮應有的保護力。在這宗案件中，雖然學校教職員和社工早已注意到受虐女童和兄長經常挨餓、被體罰、受傷及突然停學等特殊情況，但仍然無阻幼童受虐，更無阻女童受虐至死。就這宗慘劇，當局可否告訴我們，相關機制有何不足或問題，以致即使有人發現這麼多重要的虐兒跡象，但仍然缺乏有力行動來保護兒童免受虐待？這些問題似乎不能只靠局長在主體答覆所述的講座、技巧培訓課程、簡介會、研討會或輔導培訓課程解決，而且相關個案好像未獲及早識別，因為很多表徵已經存在，但當局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阻止慘劇發生。我想問局長，機制上有何問題，以及當局會如何汲取教訓防止慘劇重演？
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每宗嚴重死亡個案均會交由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作出檢討。

我想問局長，去年實施的新修訂《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有否處理機制上出現的問題？

主席，生命很寶貴，我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類似的案件發生。

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到——我亦聽到很多人這樣說——問題源於現時仍未做到"一校一社工"。主席，我認為這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更不應該把全部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以為只要做到"一校一社工"便能防止類似的問題。

既然兩個政策局今天均有代表與會，包括副局長和局長，我想表達我們一直希望政府能夠跨局處理這個問題，成立防止虐待兒童中心，以提供一條龍服務，而不是只把雞蛋放在"一校一社工"的籃子裏。當局應該讓真正專長於兒童心理的專家提供輔導，包括輔導心理可能出現問題的父母。學校的老師和社工可能因為太年輕，未必能夠處理這類案件。當局會否申請資源成立類似的中心，以處理日益增加的虐待兒童案件？

我們處理虐待兒童個案時，亦非單靠社工，而是有跨專業的合作。

目前，主要負責推動這項工作的部門往往都是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它在不同地區均有服務單位，所以虐兒個案並非由一個單位處理，而是由多個分散各區的單位處理，其他專業人士亦會提供協助。
我剛才直接問他會否申請資源成立一間專案中心，以一條龍的方式處理虐兒個案。
主席，我剛才已在答覆中告訴大家，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就是一個專門處理虐兒個案的中心，它不只設有一間中心，而是設有分散各區的中心。

我們發現一種現象，就是家庭教育活動的參加者通常並非最需要教育的人士，但最需要教育的人士卻不會參與這些活動。

當然，這些工作仍有一些難度，因為這類家長並非全部都願意接受援助，他們可能自覺沒有問題。

三年已經過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表示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即將發表一份報告，雖然未有詳情，但主要會提出"沒有保護兒童"屬於犯罪。可是，我們要求的是強制舉報。局長曾經表示，"強制舉報"和"沒有保護兒童"是兩回事。我認為，如能訂立"沒有保護兒童罪"，似乎亦有相當效用，但局長卻表示現在沒有時間立法。我想問局長，特首3年前要求完善保護兒童機制，時至今日，法改會已經提出方向，但沒有時間立法，局長會否感到有點遺憾呢？
有關完善保護兒童的機制分為多個環節，包括今天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的其他工作，所以這幾年並非沒有做工夫，而是已經做了相當多工作。

雖然保護兒童的責任和舉報責任是兩回事，但兩者是相關的；我從沒說過它們不相關，希望大家明白，兩者是相關的。

由於法改會在2019年進行有關的檢討和諮詢工作，我們理論上無須重複研究。因此，我們過往一直表示，希望待法改會完成檢討後才作出跟進工作。法改會的報告快將發表，我們會嚴肅跟進。與此同時，我們正在進行相關研究工作，這是在報告發表前已經進行的工作。
主席，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對於3年過去，現在沒有機會立法，局長有否感到遺憾？
主席，我剛才已經回答有關問題。

我認為電動車普及化，其實局長不需要擔心用家。

當然，由今天開始，所有新增的公共泊車位亦應提供充電設施，作為加速私家車車主轉用電動車的誘因，局長會否落實呢？

主席，文件顯示資助現有私人屋苑停車場安裝充電基礎設施的20億元資助計劃，現時已經收到350份申請，涉及超過85000多個私人車位。主席，首先，我申報我是南區一個大型屋苑的業委會主席，屋苑亦有申請資助計劃。我想問局長，基於現時反應熱烈，證明市民對充電安裝設施有很大需求，如果計劃的20億元不夠用，政府有何應對方法盡量達到政策原意呢？

主席，政府就電動車普及化制訂明確的方向和時間線，策略性地減少路邊排放和改善空氣質素，我們也會支持。很多同事普遍關心充電車位和電動車普及化的互為關係，我不想就此再作補充。我想看遠一些，就是如何部署綠領工業的發展，因為我們可以預期，由於電動車增加，日後將會產生大量廢電池。我們現時收到業界的意見反映，指現時汽車用的"水電"有不少部分會送到第三世界國家處理，但由於當地技術不足，對生態環境造成很大污染。我想問接下來在鋰電池的回收和本地再造的過程中，我們有何規劃和部署，負責任地處理這些廢電池？

主席，在電動車維修保養方面，當局會否支持電動車維修技術和發展的培訓工作？

主席，政府於去年委託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推展兩條新鐵路，即屯門南延線和北環線。在"擁有權"及"鐵路加物業發展"模式下，港鐵公司負責興建及營運該兩條新鐵路，並會獲政府批出鐵路車站上蓋物業的發展權，以補貼鐵路建造費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預計分別會在上述兩條新鐵路的車站上蓋興建多少個住宅單位；及二會否與港鐵公司商討，把該等住宅單位至少一半撥作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發售；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主席，就葉劉淑儀議員的質詢，現綜合答覆如下：《鐵路發展策略2014》建議7個新鐵路方案。經審視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提交的建議書後，考慮到各項目的迫切性及可能帶來的土地發展潛力，同時務求讓不同的鐵路項目能夠有序地分階段進行，讓本港的鐵路網絡得以持續發展，運輸及房屋局在去年邀請港鐵公司就屯門南延綫及北環綫展開詳細規劃及設計，並將以"擁有權"模式為項目融資的基礎上，與港鐵公司分別就上述項目的財務安排進行談判。在"擁有權"模式下，港鐵公司負責新鐵路項目的財務、設計、建造、營運和維修保養，並最終擁有該鐵路。鐵路項目在扣除預計總開支後的預計總收入現值，若少於預期的資本回報，即屬"財務上不可行"，不足的資金差額需要填補。在獲得政府資助填補項目資金差額後，港鐵公司會承擔所有與新鐵路的設計、建造、營運和維修保養有關的商業風險。即使新鐵路日後的收益比預期低，政府亦沒有義務再向港鐵公司提供任何資助。政府過往曾以不同形式填補資金差額，包括用於西港島綫的非經常補助金及大部分其他項目採用的"鐵路加物業"模式。由於每個鐵路項目也有其獨特性，財政資助形式應視乎個別項目而定，政府會就個別項目的資助形式考慮最適切的方案。政府將與港鐵公司分別就屯門南延綫及北環綫的財務安排進行談判。有關過程將會與項目的詳細規劃及設計程序同步進行。就屯門南延綫及北環綫而言，兩者的詳細規劃及設計工作正在進行中。我們將連同獨立顧問仔細及嚴謹地審查港鐵公司擬備的項目預算成本及收入，並會設法降低項目開支、增加預算收入，藉以減少須填補的資金差額，並核實"鐵路加物業"用地的物業估值。假設政府會以"鐵路加物業"模式為有關項目提供財政資助，我們需要先確定有關項目的資金差額及完成相關有需要的改變土地用途程序，方可確定有關物業發展的規模。鑒於批出物業發展權的首要目的是填補鐵路項目的資金差額，過往"鐵路加物業"用地一般用作發展私營房屋，以充分利用土地的價值。如果將"鐵路加物業"用地用作興建資助出售房屋，將減少物業發展可帶來的利潤，有關建議是否可行，取決於擬議的鐵路項目沿線是否有足夠土地用作公營及私營房屋發展，同時又能產生足夠利潤填補項目資金差額。由於屯門南延綫全長只有約2.4公里，鐵路沿線可作"鐵路加物業"發展的用地相對有限。至於全長約10.7公里的北環綫，我們會因應項目的情況檢視是否有空間落實有關建議。事實上，政府一直探討鐵路附近用地的發展潛力，以增加公營房屋供應。

至於"資金差額"的補貼方法，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可以用現金或其他方法。

至於房屋供應方面，政府已非常努力。

主席，港鐵公司憑"鐵路加物業發展"的綜合發展模式賺取不少利潤。根據港鐵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業績公告，港鐵公司利用鐵路網絡所帶來的主場優勢開拓物業發展業務，雖然在疫情打擊各行各業下，在去年上半年帶來52億元的利潤，更抵銷了客運業務的收益倒退。在2020年上半年，港鐵公司的基本業務利潤同比增長約64%。政府說害怕港鐵公司會在"擁有權"模式下出現虧蝕，但從數字所見是從來沒有虧蝕，而且在疫情及"黑暴"下還有很大的利潤。

主席，多謝容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大家也清楚，鐵路發展是一個投資龐大且觸及層面非常複雜的課題。

當然，"資金差額"的補貼又是另一件事，但"鐵路加物業"模式在世界很多國家或地區均有採用。

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也會支持，第一，讓有關項目盡快啟動，以釋放沿線土地的發展潛力，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多土地作居住、商業以至其他社區用途。除此以外，我們亦需要保障公共資源用得其所，確保公眾利益受到保護。因此，大家剛才提及的關注點，我們會在與港鐵公司談判的過程中一併考慮。

他有沒有跟港鐵公司研究過，以及會否這樣做？
主席，關於擁有權模式的改動，其實每個項目均有其特殊情況，包括走線、技術、地質等方面，而財務亦是非常重要的角度。由鐵路發展以至採用"鐵路加物業"的模式，不論是涉及擁有權或服務經營權模式，在談判過程中均會觸及不同情景。我希望大家可以放心，無論在任何情景下，最重要的目的是，第一，確保公眾利益得到保護；第二，確保公共資源用得其所。

主席，局長的回應中有一個關鍵詞，就是"資金差額"。香港要發展鐵路無可避免會面對"資金差額"，不論是採用擁有權及"鐵路加物業發展"模式或服務經營權。

局長是否願意考慮引入其他鐵路公司以作競爭？
主席，多謝陸議員的意見。

事實上，我們在不同場合也提過，如果日後有些鐵路項目能夠完全獨立於現有的鐵路網絡，我們樂意考慮引入競爭，我相信大家都是理解的。
主席，我也想跟進葉劉淑儀議員的質詢。如果資金短缺，可以利用現金或土地解決，但葉劉淑儀議員提出了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容許合理利潤之餘，當超出合理利潤時該如何處理。現在的情況是港鐵公司賺錢，小股東分享，而沒有買港鐵公司股票的人則連自己擁有的部分土地也奉上。我很同意葉劉淑儀議員的意見，政府應該認真考慮。

我認為不應該讓港鐵公司賺取超額利潤，希望局長可以認真考慮這個問題。

另外，現時有機構營辦非政府資助的食援服務。

主席，社會福利署由2009年2月起，委託非政府機構營運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向有即時經濟困難的個人及家庭提供一次性不超過8個星期的基本短期食物援助，以協助他們應付日常食物開支。營辦機構可視乎個別申請人及其家庭的特別需要，把服務延長至超過8個星期。如服務使用者有長期福利需要，營辦機構會轉介他們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或其他恆常服務。現有服務計劃的合約將於今年7月底完成。政府屆時會將計劃恆常化，並已為此預留4億1,500萬元的經常開支。就議員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一2021年1月至3月，服務計劃的獲批個案數目及受惠人次分別為5,076及10,708，與去年同期比較，分別上升40.6%及45%。此外，共有1,028宗申請獲批延長服務期，與去年同期比較，上升53.9%。服務計劃恆常化後，預計每年惠及約6萬至8萬人次，行政費約為預算的15%，當中主要為人手開支。服務計劃的項目數目將維持為8個。

鑒於由社署資助的食物援助服務已覆蓋全港並將轉為恆常化，我們沒有計劃將其他非政府計劃納入社署的食物援助服務。三社署不時檢視食物援助服務的推行方式，並在需要時推行優化措施，以照顧不同人士的需要。除了將計劃恆常化外，社署亦已加設食物券及熱食券以增加選擇；將受助人的食物援助期限由最長6星期延長至8星期；及在今年8月開始，增設更多不同類型的餐單，以照顧嬰幼兒、孕婦、長者、長期病患者及少數族裔的膳食需要。社署會繼續留意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以優化服務計劃。服務計劃的資產限額並不計算申請人或住戶成員的自住物業。

服務計劃的目的、服務內容、申請條件及申請辦法已列於社署網頁，而營辦機構亦會透過其社區網絡，向有需要人士介紹服務計劃。

當局可否增加服務點和宣傳，讓市民知道在有急切需要時，可以獲得食物方面的支援？
主席，就現時的派發點，我們一般的安排是由提供服務的機構作出有關建議。這次增加撥款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預計會有更多人需要這項服務，所以有需要增加有關資源。

主席，日本政府於上月宣布，將於兩年後開始把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廢水排放入大海。有專家指出，含放射性物質的核廢水會從排放日起計57天內擴散至太平洋大半區域，並會於10年後蔓延至全球海域。因此，全球的海洋生態及漁業勢必受影響。

根據有關的公布，核廢水會先經淨化和稀釋後，符合國際標準才會排放。由於有關廢水涉及多種放射性元素，我們了解不少團體、漁業經營者和市民大眾均擔心將福島核電站的廢水排放出海洋，會嚴重影響海洋生態、食物鏈以至食物安全。特區政府已就有關計劃對食物安全的影響向日本當局表達極度關注，強烈要求日本當局就福島核廢水排放方案提供多方面的數據和監控的資訊，包括排放廢水的方法和實際位置、廢水內所含輻射物質的清單和濃度、排放廢水的頻度和排放量，以及日方對廢水處理和周邊環境的監測計劃等。

香港方面，我們在日本當局禁止出口的食品名單之上，實施額外的進口管制措施。現時，除了日本當局禁止不能出口的食品之外，來自福島縣的所有蔬菜及水果、奶、奶類飲品及奶粉均禁止進口本港。

另外，所有來自上述5個縣的冷凍或冷藏野味、肉類和家禽、禽蛋，以及活生、冷凍或冷藏水產品亦必須附有由日本當局簽發的輻射證明書，證明有關食物的輻射水平沒有超出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指引限值，否則亦禁止輸入本港。相對於美國的食品管制清單，香港對日本食品所實施的管制措施在實際操作上更為嚴格，而並非落後於形勢。例如，現時大部分福島縣的水果均可在日本當地及美國出售，但為謹慎起見，香港仍然禁止有關食品進口。另外，在福島和附近4縣當地可出售的冰鮮和冷藏肉類，在進口香港時必須附有輻射證明書，但進口美國時則無須提供。事實上，不少國家在福島核事故後不久已經停止對日本食品進行輻射監控，而香港則一直以風險為本的原則，處理和檢測日本進口食品的輻射風險，在過去10年檢測了超過75萬個日本進口食品樣本，並會繼續以風險為本在恆常食物監測計劃內就日本食品進行輻射檢測，以確保食物安全，保障市民的健康。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本港從日本進口的主要食物佔整體食物供應約1.3%。視乎情況，我們不排除會增加對日本進口食品的檢測，以及收緊對福島及鄰近地區的食品的入口管制，並與相關業界保持溝通。我們亦理解有漁業經營者擔心日本政府排放核廢水會嚴重影響海洋生態、市民大眾對海產食品的信心及漁民的生計。漁農自然護理署會一直留意本地漁穫的輻射水平，包括定期在香港水域的魚類養殖區採集養殖魚類樣本進行測試。我們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按情況對本地漁民提供合適的支援。我們已向日方表明，在國際社會未有共識前，日本當局不應單方面將福島核電站廢水排放至海洋，以免對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影響。日本當局必須以高度透明的方式向國際社會及公眾發放所有有關福島核電站核廢水排放計劃的資訊，以釋除公眾對核廢水排放的疑慮，否則只會令公眾對日本進口食品的安全失去信心。據了解，國際原子能機構擬成立技術工作組，跟進和監測日本排放核廢水情況，而國家外交部亦表示，國際原子能機構已經確認，將會邀請中國專家加入正籌建的相關技術工作組。

我想看看特區政府在向日方索取資料時，有否提出這個問題，還是純粹向日方索取資料，例如核廢水內究竟含有多少輻射物質，以及日方曾進行多少次檢測等。

如果政府仍聲稱日方符合國際標準，似乎不太符合市民的期望。

除食安中心外，香港天文台亦有抽取環境樣本進行恆常的環境輻射監測。

我想問特區政府，除了被動地相信日本政府所簽發的證明書外，可否採取更主動地確保所有運送到香港的食品皆不免受核輻射污染？我希望政府會有更主動和積極的做法，局長，可以嗎？
主席，多謝陳恒鑌議員的補充質詢。其實，我們一直對日本食品採取主動的態度。當知悉日方有計劃在兩年後將核廢水排放出海洋後，我們更為關注，並已立即着手處理。

直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發現任何異樣。不過，基於有關的消息，我們會加倍留意和密切監測。
主席，我想問局長，她剛才表示，在國際社會未有共識前，日本當局不應單方面排放核廢水。

請問當局會否考慮全面禁止日本食物進口香港，並與國家採取一致的態度？
主席，多謝何君堯議員的補充質詢。當然，我們會與國家密切聯繫，亦了解中國外交部已表示，日本單方面決定排放核廢水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並對有關決定表示嚴重關切。中國外交部亦指出，日方在未窮盡安全處置手段的情況下，不顧國內外質疑和反對，未經與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充分協商而單方面這樣做，將嚴重影響國際公共健康安全和周邊國家人民的切身利益。當然，我們知悉外交部已就事件表態，亦強烈敦促日方妥善處理福島核電站事故的核廢水，對此我們十分支持。由於海洋污染等事宜屬國際問題，涉及外交事務，所以我們已向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反映香港業界的憂慮。我亦知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已向日本駐港總領事表達我們的憂慮。

當然，我們也會視乎事態發展，我不排除會親自向日本駐港總領事反映我們的憂慮。

主席，我們沒有特別補充。

代理主席，多謝劉國勳議員的質詢。香港的廣播業雖然面對不少競爭，但亦發展蓬勃。現時，除了12條免費電視頻道外，亦有超過800條衞星及收費電視頻道供市民收看不同節目。市民亦可透過不同平台包括互聯網收看世界各地的電視節目。香港的廣播政策是促進競爭，鼓勵業界增加節目的選擇和種類，另一方面亦協助業界引進創新的廣播服務，鼓勵投資基建及豐富節目內容。代理主席，就劉議員質詢的各個部分，我現答覆如下：一現時，香港市民可透過多種渠道收看中國中央電視台和其他內地電視頻道及節目。在免費電視服務方面，香港電台透過電視33台24小時轉播中國中央電視台提供給香港的綜合頻道；3家商業營運的本地免費電視台，包括奇妙電視、香港電視娛樂及無綫電視，一直按市場需要，在每周不同時段播放內地製作的電視節目。此外，兩家本地收費電視台，即有線電視和電盈媒體，亦轉播15條中央電視台和其他內地電視頻道。除上述之外，市民可透過衞星電視系統免費接收逾80條內地電視頻道，以及透過其他網絡電視或互聯網平台收看內地電視頻道和節目，舉例說，中央電視台官方網站亦有提供多條頻道作實時直播和節目重溫。頻譜方面，香港採用本地數碼電視廣播服務為500兆赫頻段，按照現行規劃，有足夠的頻譜支援本地的數碼電視服務和發展需要。二港台於2017年5月開始透過港台電視33數碼頻道24小時轉播中國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這條轉播頻道的內容與內地版本有所不同，主要由於中央電視台是因應本港對電視節目的規管而安排適合在香港的版本播放，例如移除了商業廣告和商業贊助的內容。三政府一直有為廣播業界爭取在內地，尤其廣東省開拓市場。

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下，有多項便利本地電視業進入內地市場的開放措施，例如，自2020年6月起，內地已進一步放寬對香港與內地合作拍劇的限制，推動兩地文化產業的交流與發展。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CEPA，爭取讓香港的電視業能以更有利的條件進入內地市場。
代理主席，我不知道局長現時有否收看內地製作的電視節目。

我想問政府會否協助，特別是居於公共租住房屋的市民，安裝衞星電視系統，讓公屋住戶可隨時在家開啟電視便能收看內地電視節目。
代理主席，我明白劉國勳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的意向，是希望香港市民可以有更多選擇，包括收看內地電視台的節目。正如我剛所說，目前最能讓香港市民有更多選擇的方法，是透過免費電視台轉播，即市民不需要付費或透過其他方式收看。

此外，我們亦透過發牌方式令本地電視節目能夠迎合本地口味。但是，葉劉淑儀議員亦說得對，香港的電視節目、電影或創意產業很多時候着眼於內地的龐大市場。就這方面，除了我剛才所說，政府與政府之間透過如CEPA《服務貿易協議》開拓機會外，我們在推廣及支援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包括為創意產業在內地開拓市場。

基本上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廣播業實施自己的規管，內地亦然，因此，在節目方面，我們未必能夠接收到所有內地電視台的節目，倒過來說亦一樣。因此，我亦提到香港電視台的落地權，是基於兩地的不同情況，當中亦有商業元素，例如內地電視節目本身有廣告，而當中央電視台向港台電視33台提供節目時，也要將頻道內的節目作出一些調整。關於劉議員的補充質詢，就香港而言，除了港台外，其他收費電視台或免費電視台也有按照其選擇轉播一些內地電視節目。

政府法案。本會恢復《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法案委員會一共舉行了5次會議，並曾邀請公眾就《條例草案》提交書面意見，共接獲5,562份意見書，全部表示支持。

這個解釋屬參考性質，即在不局限其涵義的前提下，列出一套正面的標準。如符合這套正面標準，即屬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同時亦羅列出一些可被視為不擁護《基本法》和不效忠特區的行為，即"負面清單"，當中包括違反宣誓程序、褻瀆宣誓儀式、改動或歪曲宣誓字句、宣讀與誓言不同的字句，以及宣誓時不真誠或不莊重等。總體而言，《條例草案》建立一套全流程資格審查機制，層層把關，杜絕過去部分極端人士"宣誓當食生菜"，繼續瞞天過海，混入特區的權力架構，宣揚推動反中亂港。所以，這是正本清源的重要一步，為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提供堅實的保障，讓"一國兩制"的實踐行穩致遠，並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對於《條例草案》引入區議員在就職時須宣誓的新規定，有人批評是僭建要求，有人甚至說是打壓異己，擔心參政空間會進一步縮窄，我絕對不認同這些說法。主席，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來都是治港者及公職人員的最基本要求、根本義務和責任，也是不容爭議的政治倫理。從政者必須明白及接受，不論政見為何，出任公職等於加入特區體制的一部分，所以絕對不能做出任何危害"一國兩制"及違反《基本法》的行為。這是一條最清楚不過的紅線。如果明知紅線存在，仍然堅持逾越、堅持表演，自然要承擔法律後果，這也合情合理。因此，《條例草案》對公職人員的參選及任職並無新增要求，只是把底線說清楚。再者，引入宣誓規定並非無中生有，橫空出世，大家都很清楚背景。鑒於近年部分"攬炒派"區議員的言行，完全沒有堅守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的政治倫理，區議會甚至往往淪為社會亂源之一，特區政府實在有責任通過《條例草案》要求區議員宣誓，將議會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目的是要脅迫政府接納其政治訴求。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惜癱瘓政府，要脅中央，以及籌組"香港公民議政平台"，企圖挑戰《香港國安法》，衝擊特區政府。

按照《條例草案》規定，任何議員如被認為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的要求，或是違反誓言，律政司司長可對該議員提出法律程序，即時將其停職。如法庭最終裁定有關議員喪失議席，則他在5年內不得參選。有關建議具有阻嚇力，我期望《條例草案》通過後，有助區議會重回正軌，改變過去一段時間議會泛政治化的情況，把重心重新放在社區，解決居民的困難，反映民意。

根據立法會秘書處應我要求進行的研究文件顯示，美國和英國國會的民選議員就職前必須宣誓，前者宣誓效忠美國憲法，後者則宣誓效忠英國王室，兩者同樣需要簽署誓言作實。該份研究文件亦指出，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第3條規定，議員一經宣誓就職，若其後"參與叛亂或暴動"或"為敵人提供支持或援助"，會被取消議員資格。英國《1848年叛國重罪法》則訂明，任何意圖廢黜君主的行為均為犯罪，議員若被判叛國罪罪成，即會自動被取消議員資格。其實，這些規定跟《香港國安法》第三十五條中有關曾經宣誓或聲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議員、政府官員及公務人員、行政會議成員、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員、區議員，經法院判決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即時喪失該等職務，並喪失參選或出任上述職務的資格的要求相若。至於對公務員宣誓的要求，德國及日本均要求公務員在入職時宣誓；拒絕宣誓者，在德國將會被革職，在日本則會受到紀律處分。日本公務員的誓言還表明須服從上級命令——是"必須"的"須"——較《香港國安法》的要求更加嚴厲。由此可見，公職人員宣誓以示對國家和社會負責也是國際慣例。中國在2018年亦將國家公職人員就職時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公開進行憲法宣誓的要求，寫入中國憲法。其實，違反宣誓會帶來嚴重的法律效果，普通法和中國法亦有非常接近的解讀。在香港，早於2004年，梁國雄在就職時曾想改變立法會的宣誓內容，並在遭受立法會秘書長拒絕後提出司法覆核。當時處理案件的法官夏正民拒絕給予許可。法官夏正民在裁定中清楚指出，任何人不得冒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法官夏正民在判詞中亦提及，立法會議員就職誓詞必須是全體議員一致，且要令所有其他議員認同是一致的誓言，因為這代表立法會的誠信。法官夏正民早在2004年的判詞中明言，任何人若堅持用自己的言語宣誓，而有別於立法會誓詞的內容，則有關人士會被視為沒有根據法律規定進行宣誓，而沒有根據法律規定進行宣誓，將會被視為"拒絕"或"忽略"宣誓。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二讀。《條例草案》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透過本地立法，落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16年年底，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作出的解釋。在2016年10月12日，不少市民對於在這個會議廳內發生的宣誓風波至今仍歷歷在目。當天最少有15名自稱"非建制"——後來被統稱為"攬炒派"的立法會選舉當選人——在宣誓就任時以不同方式宣讀誓言，包括一邊宣誓一邊舉傘、打鼓；在法定誓言前後"加料"，以及用"龜速"宣讀誓言，視莊嚴的宣誓儀式和法定要求如無物。當中最令人髮指的，是兩名前青年新政成員梁頌恆和游蕙禎，在宣誓時公然辱華及展示"港獨"標語，愧對全國14億同胞及全球中華兒女。雖然兩人的宣誓已即場被裁定無效，但礙於相關本地法例存在漏洞，當局未能取消餘下多位未作出有效宣誓的"攬炒派"議員的資格，最終要由人大常委會出手堵塞漏洞。特區政府在相隔近5年後才提出這項《條例草案》，並落實相關的釋法規定，實在是太慢和太遲。根據人大常委會在去年6月通過的《香港國安法》的規定，《條例草案》將立法會議員在就任時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的規定，擴展至區議員。事實上，現行法例已訂明區議會選舉的參選人，在參選時須簽署相關的擁護和效忠聲明，並須經選舉主任確認，但由當選至就職卻無須再作宣誓，因而出現漏洞。大家也看到，不少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當選的"攬炒派"區議員，公然鼓吹"港獨"、散播仇恨，並無視憲法與《基本法》的規定。雖然區議會只屬地區性諮詢組織，但區議員仍然擁有一定的公權力。區議員以納稅人的公帑支薪、開會和舉辦活動，所以要求他們在就任時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絕對是應有之義。如果有人對這些要求感到有困難，根本不配擔任區議員，一開始便不應該參選。最近，先後有多名"攬炒派"區議員辭職，部分已表明或估計是由於拒絕或害怕宣誓。我認為這些人即使辭職也不會對地區和香港帶來損失，反而是好事，亦反映《條例草案》能夠為區議會撥亂反正，為香港的政制正本清源。《條例草案》的另一目的，是落實人大常委會在去年11月就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的決定。當時有多位"攬炒派"立法會議員在參選區議會時，被選舉主任裁定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的規定，但同樣地，礙於現行法例存在漏洞，當局無法取消他們的立法會議員資格，只能任由這些已被依法認定為不擁護《基本法》及不效忠香港特區的人，繼續佔用立法會的議席及行使公權力。這情況相當荒謬，並對香港以至國家的利益構成威脅。《條例草案》根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相關本地法例引入機制，授權律政司司長向法庭提出法律程序，取消經依法認定後有違效忠要求的立法會及區議會議員資格，絕對是合法、合情、合理、合憲及有必要。手握公權力的公職人員不應只在宣誓的一刻才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在任期間也應符合有關要求，這樣才可以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按照有關機制，律政司司長向法庭提出取消議員資格的法律程序後，被起訴的立法會議員或區議員須即時停職，其間不得再出席各類立法會或區議會會議，亦不得以議員身份行事及舉辦活動等。對於有議員質疑有關停職安排會否過於嚴苛，當局已作出解釋。首先，政府只會對已被依法認定有違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要求的議員提訴，不會胡亂啟動有關程序。其次，被起訴的議員亦有權向法庭申請解除停職的規定。我認同有關停職安排較為嚴苛，但若不是立法會及區議會在近年發生這麼多荒謬絕倫及違法違憲的事件，中央及特區政府也無須採取這些行動。只要大家奉公守法，尊重憲法和《基本法》，在參選、宣誓及就職時真心、誠意地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必定能夠輕易符合《條例草案》的各項規定。《條例草案》對於香港市民的人權自由，以及對於受《基本法》保障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均不會構成任何影響。代理主席，最後，我想再提出幾點《條例草案》尚未解答的問題。第一是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資格審查機制。在今年3月11日，全國人大會議通過有關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包括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選舉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候選人是否愛國愛港，以及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的要求。

我留意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提到會研究有關問題，但下屆區議會選舉應會在兩年後舉行，所以我希望當局能夠加快有關工作，不要又拖四五年才修例。此外，《香港國安法》第六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在參選或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或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政府早前已要求全體公務員簽署相關聲明，但對於一些並非由公務員、議員或主要官員出任而手握公權力的重要公職，是否也應該引入宣誓的要求？政府同樣說過會進行研究，但同樣沒有提出會在何時完成，這些也是現行法例存在的漏洞。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支持完善香港公職人員參選、宣誓及任職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不變形、不走樣，多謝。

代理主席，《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多項條例，就與某些公職人員在就職時須宣誓的規定，訂定相關條文。代理主席，要準確理解和判斷相關條文是否合理和恰當，我們必須了解《條例草案》出台的背景。

《條例草案》正是為了落實上述法例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所訂有關公職人員宣誓的規定，因此，具有無可置疑的法理基礎和依據。代理主席，《條例草案》加入新訂條文，以解釋"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一詞的涵義，符合的條件包括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擁護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及擁護"一國兩制"原則的落實，維護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這份正面清單載列的是一般原則，也是秉持"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基本條件。至於負面清單訂明任何人如作出或意圖作出某些行為，例如拒絕承認香港特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憲制地位、尋求外國政府或組織干預香港特區的事務，以及公開和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或區旗或區徽，有助釐定不符合相關法定要求和條件的具體行為。《條例草案》的另一項重要修訂，是就區議員在就職時須宣誓作出新規定。過去數年，立法會和區議會均接二連三出現各種違法亂紀的現象，不少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肆無忌憚作出類似負面清單所載列的種種行為，在社會引起很大的反響。

擬議條文旨在反映《解釋》和《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的相關規定，訂明議員若因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或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而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一經依法認定，將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同時，為了作出平衡，《條例草案》亦會修訂《香港終審法院條例》，就相關法律程序設立"越級上訴機制"。不服原訟法庭判決的一方，可於原訟法庭頒下判詞當天後的14個工作日內，直接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而無須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提出中級上訴，從而有助於盡早得到相關法律程序的終局決定，保障有關議員的利益。由此可見，《條例草案》的上述條文不但合憲合法，亦合情合理，既回應了社會各界的訴求，亦有助完善相關法例，鞏固香港的法治。我相信執法單位日後在判斷某人是否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時，會依法考慮相關事實和證據。代理主席，政府當局考慮了各方的意見，也為了明確政策原意，將會動議修正案，主要訂明有關立法會/區議會議員如在暫停職能和職務期間或於某日開始喪失以議員身份行事的資格，則不得享受相應待遇。有關的修正案獲法案委員會大多數委員支持。

代理主席，《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特首等5類公職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這種安排在回歸後一直尚算行之有效。不過，到了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宣誓就職時，卻發生部分宣誓人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以及以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等事件，其中最令人震怒的，當然是梁頌恆和游蕙禎兩人居然在宣誓過程中展示"支那"等辱華字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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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游等6位人士最終被法院裁定宣誓無效，依法撤銷議員資格。除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外，去年6月30日頒布實施的《香港國安法》亦規定特區居民參選或就任公職時，應當簽署文件確認或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去年8月11日和11月11日，分別作出《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的決定》及《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根據這兩項決定，某些行為會被視為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及條件。在此等背景下，政府於今年首季向立法會提交了這項《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多項法例，規範與某些公職人員在就職時須宣誓的規定有關的事宜。我是《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委員。代理主席，事實上，除2016年的立法會宣誓事件外，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亦有行為激進的人士進身區議會後，把當區環境、衞生、交通建設及文化設施等地區事務擱置一旁，自我賦予"尚方寶劍"，把區議會變質為政治監審局，高談政治，疏於民生。根據政府的文件，在2020-2021年度，18區區議會只批出了1億5,900萬港元的撥款，較2019-2020年度大幅減少61%。代理主席，我首先申報，我是撲滅罪行委員會的委員。據媒體報道，去年有8個區議會拒絕撥款予地區滅罪會，這無疑令到滅罪會防止罪行的功能受損。根據警方今年2月公布的數字，去年發生的詐騙案較2019年增加7,337宗，升幅達到九成，其中網上購物騙案更有兩倍的升幅。滅罪是不分政治立場的工作，如果把個人的政治主張凌駕於區議會的工作之上，對市民和社區而言，實屬不幸。自《條例草案》審議至今，已有不少區議員表明不認同要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認為宣誓等於認同政府要求區議員宣誓的做法，寧可辭職亦決不服從，這是非常奇怪的邏輯。我想指出，區議員需要宣誓的規定及誓言的要求，與《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對指明公職人員的要求是一致的。今早，我們從新聞看到，有些區議員也認為宣誓內容與參選確認書的內容相若。自去年10月開始，政府已經要求新入職公務員和現職公務員陸續宣誓或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根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的報告，超過17萬名公務員已經簽妥和交回聲明，只有129名公務員不理會或拒絕簽署和交回聲明。公務員的誓詞與今次公職人員的誓詞亦相近。對於立志為市民服務的人來說，誓詞內容根本正常不過，而絕大多數公務員的反應也是正面的。代理主席，近年有些人一再強調很愛香港，但卻刻意避談愛國，甚至要求外國政府制裁自己的國家及特區政府。我絕不認同這些人的行為是"愛香港"。《基本法》第一條清楚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因此，"愛香港"，愛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愛國愛港是密不可分的。曾經有人擔心"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意境空泛，難於把握。《條例草案》就此分別列出正面和負面清單。正面清單包括"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以及"擁護'一國兩制'原則的落實，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這些行為就是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負面清單包括"拒絕承認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憲制地位"、"尋求外國政府或組織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事務"，以及"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或區旗或區徽"。這些行為一概被視為不擁護《基本法》和不效忠特區，一目了然，易於把握。《條例草案》亦規定，不論是在行政長官、立法會或區議會選舉中，任何人若曾因拒絕宣誓而被取消資格，5年內不得參與有關選舉。我本來覺得這項規定未能杜絕該等人士在期滿後再次參加選舉，特別是立法會選舉，但尚幸未來會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及立法會議員候選人進行審查。如果這些人仍然堅持"反國家"、"反政府"，相信將無緣參加相關選舉。同時，《條例草案》亦列出了具體的宣誓要求，包括宣誓須符合宣誓程序和儀式。如有不符，該人亦會即時喪失擔任相關公職的資格。代理主席，記得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夕，有泛民背景的參選者為了集中票源而退選。當時已經有人指出，這些行為似乎有操縱選舉之嫌。近年，又有人煽動選民投"白票"。在法案委員會的討論中，政府官員直指這些行為將被視為不擁護《基本法》和不效忠特區。在本月底審議的《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也有相關的罰則，相信能夠對操縱或妨礙選舉的行為起一定的阻嚇作用。法案委員會就兩項較具爭議的問題作出了較深入的討論，包括懲處違反宣誓聲明而喪失立法會議員或區議員資格，會由觸犯條例當天開始計算。換言之，違例者即時失去所有議員薪酬及津貼。另外，律政司司長可在法庭有裁決前，有權要求該等議員停止職務。相信有關規定可以把對議會和社會的影響減至最低。代理主席，《條例草案》符合相關法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公職人員宣誓的決定，操作性很強，也有助於正確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因此，我支持通過《條例草案》。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恢復二讀並通過。

數位新當選議員公然透過宣誓的過程，侮辱自己的民族及貶損國家。結果，2016年11月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說明宣誓一定要符合法定的形式和內容要求。宣誓人一定要真誠莊重地進行宣誓，必須準確、完整、莊重地宣讀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等內容。然而，雖然有這項釋法，但仍然存在漏洞。

所以，我很高興看到《條例草案》豐富了條例對"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提述，就是《條例草案》加入《釋義及通則條例》有關宣誓的提述。這提述包括兩部分：第一是正面清單，第二是負面清單，非常詳盡。大家看看正面清單及負面清單的內容，其實不是甚麼新事物。我們回顧歷史會留意到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先生提出了"一國兩制"。在以"一國兩制"的模式收回行使香港的主權時，鄧先生會見了很多外商，並在不同場合談及何謂"愛國者"和甚麼人才是愛國者。我記得他說過，第一，是真誠擁護支持香港回歸；第二，要尊重自己的民族；第三，不做傷害特區的穩定繁榮及利益的事。這些元素都包含在正面清單中。至於負面清單，也是鑒於過去數年所發生一些令人震驚的事件而訂定的，包括議會內有很多爭議，有些宣誓擁護《基本法》的議員進入議會後逢中必反，凡是加強我們與國家聯繫的事宜，例如"一地兩檢"，他們便反對；《國歌條例》，他們亦反對。提起新冠病毒肺炎，他們必然說成武漢肺炎；國民教育，他們反對；普教中，他們又反對。如果一名已宣誓的議員有這些行為，其實已不是真誠宣誓。所以，我很高興看到《條例草案》提出一項程序，就是律政司司長可沒有時限採取法律程序，以剝奪該議員的資格。正如很多同事提及，這樣有助議會撥亂反正，讓真正的愛國者在議會內擔當重要的職位。正如梁美芬議員剛才也指出，全世界多個國家或政府均有類似的安排，就是擔任公職，特別是議會的職位，便應該宣誓。如果不莊嚴地宣誓或違反宣誓，亦會有一定的制裁。我覺得這些建議非常合理。

我認為這項規定意義重大，因為是貫徹香港根據"一國兩制"的制度是行政主導。因此，我認為通過《條例草案》有利香港政制的長遠發展，有助恢復議會的秩序，並向整個社會發出一個正面信息，就是宣誓的議員，無論是立法會議員、區議員或法官，一定要表裏合一、言行一致。除了莊嚴宣誓之外，亦不可以做違反我們國家的憲法、傷害香港的利益或推動"港獨"及勾結外國勢力、要求制裁等行為。因此，我覺得此舉非常有助香港長遠的政制發展。我謹此發言。

代理主席，我支持政府提出《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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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亦明確指出，宣誓人若作出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的行為，必須依法承擔責任。"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是對治港者及公職人員的基本要求，亦是他們的根本義務和責任，這是確立"愛國者治港"原則的重要基礎。《條例草案》的立法目的是準確落實《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解釋》，以及《香港國安法》中公職人員宣誓規定的立法目的和原意，確保公職人員明確理解他們的憲制責任和要求，以及只有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這項基本要求的人才能出任公職。

我們亦看到，在今天討論這項《條例草案》，甚至《條例草案》很有可能獲通過前，近日陸續有越來越多區議員辭職或表明不會宣誓，不斷"跳船"，原因為何？我也有加入法案委員會。

我們在法案委員會上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而當局亦會提出修訂的，是違例並非由法庭裁決開始計算，而是由違反誓言一刻開始計算，而所追討的薪津不只是有關公職人員的薪酬，還包括聘請助理等政府津助。我膽敢預告或估計，在宣誓日之前，應該還有一些人會辭職，因為他們不想墮入法網。

我認為在《條例草案》通過之後，當然要繼續觀察，但這點亦值得我們思考。雖然某些公職人員已經辭職，但在擔任公職期間犯盡所有錯誤行為，我認為他們亦應負上一定責任，這樣似乎較為合適。

此外，《條例草案》參考過往法庭判決及選舉主任處理提名時的經驗，整合出正面及負面清單，我個人認為這是好事，至少可供參考。

我認為這是好事，正面及負面清單至少具有參考作用。

最後，我認為政府確實有必要訂明宣誓就任後違反誓言的法律後果及機制，此舉有利於嚴格規範區議員等公職人員的行為。放眼國際，基本上大部分主流國家的公職人員也須宣誓效忠國家及制度，本港民間亦有強烈要求，所以，及早完成這次修例工作是有必要的，從而讓香港重回正軌。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

我們曾與政府當局舉行5次會議，法案委員會曾邀請各界就《條例草案》提交書面意見，共接獲5,547份意見書。接獲的所有意見書均對《條例草案》表示支持，證明市民普遍支持區議員或有關公職人員需要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特區和宣誓的新安排，亦認同"愛國者治港"的原則。我在法案委員會中特別關注有關監誓人的權力問題，認為監誓人應獲授權擔當把關者的角色，在有足夠證據證明某人不擁護《基本法》和不效忠特區的情況下，有需要立即禁止該人作出宣誓，或在該人作出宣誓後即時裁定其宣誓無效。

新增的第212條亦訂明，如有人拒絕或忽略作出某項誓言，無人可安排該人再作出該項誓言，除非根據第213b條，監誓人信納該人並非故意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由於《條例草案》第5、6、7及8條已訂明有關的公職人員宣誓須由行政長官或其授權人士監誓，而根據經修訂的第11章第21條，監誓人已獲賦權就相關宣誓作出判定。因此，我回想後亦認同，《條例草案》可以這樣理解，監誓人在監誓當時的權力已在《條例草案》中訂明。如事後發現並有證據證明宣誓人有違反誓言之嫌，宣誓人亦須承擔法律責任。此外，委員亦關注到，若有區議員被律政司司長挑戰其議員資格，在暫停職務期間會否被視為缺席；更多委員關注主動辭職的區議員會否被追討薪酬。局方非常仔細聆聽委員的意見，就委員關注的事項提出修正案，並研究相關政策及機制以作處理。事實上，《條例草案》通過在即，區議員即將須依法進行宣誓，近日已有超過20名"攬炒派"區議員相繼宣布辭職。代理主席，公職人員宣誓以"愛國者治港"原則為根本，這是應有之義、應有之責。然而，一眾"攬炒派"區議員近日先後以不同理由辭職，這正好反映他們過往透過漏洞進入議會平台，更暴露了他們一直以來借區議會"反中亂港"、從來沒有打算做正事的醜惡面目，所以才趕在新法例生效前"雞飛狗走"。由此可見，《條例草案》確實有其必要性和及時性，特區政府以後必須嚴正執法，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代理主席，《條例草案》中完善宣誓規定等安排，絕對是來得及時、必要，而且合情、合理、合法。合情方面，代理主席，要成為"治港者"必須是"愛國者"。我剛才已指出，"愛國者治港"是應有之義，也是對公職人員以至區議員最基本的要求，放諸四海皆準。可惜，香港回歸祖國多年以來，在落實"愛國者治港"方面的工作做得未到位，結果引發連串"黑暴"、"攬炒"亂象。"攬炒派"利用"黑暴"之風佔據區議會選舉，結果令區議會成為宣揚"港獨"的平台，令區議會嚴重失效、嚴重失衡。《條例草案》的目的便是盡特區應有之義、應有之責，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這一定是合情的。合理方面，區議會就地區行政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並獲政府撥款，承擔有關區內促進環境改善、社區服務和康樂及文化活動等事務。區議員獲賦予上述重要職能和權力，出任公職者理應負上相應的責任和義務。《條例草案》旨在訂明區議員在履行職責時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這亦是非常合理。合法方面，正如今天不少議員提到，《條例草案》最少有4項法規和公布作為支持理據。第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訂明，有關公職人員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並效忠特區。

因應上述各項法規及決定的頒布，特區政府建議修訂法例，以落實有關公職人員宣誓的相關規定，這亦是合法的。《條例草案》的目的，正正是為了堵塞漏洞、阻斷"反中亂港"分子透過公職"攬炒"香港，以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讓香港正本清源，返回正道。

代理主席，我代表工聯會發言支持通過《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我亦在此申報，由於我是現任東區區議員，在通過《條例草案》後，我也會真誠地及莊重地進行宣誓。

可是，"攬炒派"卻偏偏相反，把宣誓變成一場鬧劇。"攬炒"壞分子最初在宣讀誓言時唸得含糊不清，在宣誓時利用咳嗽或提高音調來惹起爭議，避過一些關鍵詞語；其後更在誓言前後"加料"，喊口號，還"整色整水"，展示標語、舉起黃色雨傘等；後來甚至在宣誓時宣揚"港獨"，擺出發假誓的手勢，更說出一些辱華字眼。多位同事均提到，在"梁游"事件中，兩人透過宣誓來"播獨"及辱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賦予的權力，正式頒布關於《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規定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必須真誠地、莊重地依照《宣誓及聲明條例》所訂明的立法會誓言進行宣誓，亦訂明"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其後，共有6名議員因宣誓不當而被取消資格。"攬炒"陣營由於詞窮理屈，故此在網絡上"洗腦"地聲稱這些屬政治打壓言論，以掩飾他們的愚笨。在沒有道理可講時，借打壓來博取同情是最佳方法。然而，撥亂反正是打壓嗎？

除了歸咎於過往處理宣誓過於寬容致令"攬炒派"有恃無恐、得寸進尺外，"攬炒"陣營不斷試探及衝擊底線，抱持頑劣心態，亦是咎由自取。區議員之前無須宣誓，所以可在區議會肆無忌憚宣揚"港獨"，唱"獨歌"，張貼"港獨"旗幟，用區議會公帑散播對國家的仇視，鼓吹對政見不同者的敵意。利用公帑來反自己的國家，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會接受。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主要官員及法官等全部皆須宣誓。政府早前亦已完成公務員團隊的宣誓。區議員同樣是履行公職，所以把區議員納入公職人員範圍也是理所當然的安排，完全合情合理。

有區議員自知心中有鬼，於是為逃避宣誓而辭職，不少市民拍手叫好，因為區議會是服務市民的地方，而不是進行政治炒作的地方，更不能夠成為危害國家安全以至鼓吹"港獨"的地方。政府提交的修正案建議，區議員在暫停職務期間不得享受相應待遇，包括酬金、津貼及各類開支償還款額等，不少人——即那些"小黃人"——批評這是未審先判。然而，我們談的是公帑。如涉事人違誓，即不擁護憲法、不效忠特區，甚至作出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公帑便須即時"斬纜"，以免有人質疑公帑被用作資助這些違法行為。代理主席，雖然現時社會表面上大致平靜，但2019年的"黑暴"危機仍未過去。最近警方搗破一個名為"光城者"的組織。該組織宣揚武裝革命，還計劃偷取化學品，不論是用來製作爆炸品還是生化武器，同樣令人擔心。究竟還有多少這類地下組織正在部署恐怖活動？這個以中學生為主的組織有否更專業的受訓和恐怖組織在背後操縱，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很清楚《條例草案》有助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安排，令任何鼓吹"港獨"、被外部勢力操控的人不能夠擔任公職。代理主席，既然尚有時間，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例子。雖然有議員辭職，但亦有議員會"仆倒"去宣誓。大家可以看看，現時街頭正在懸掛這類banner。大家也知道，表面上這類banner是"黃黑"的，但我有一個疑問：為何刻意把"抗"字反轉來寫？有一句話是："雞食放光蟲——心知肚明"。這類違法橫額繼續在地區宣揚反抗的心態和意識，我們不能夠掉以輕心。同時，有關部門亦應該正視及加強執法，不能夠讓那些日後完成宣誓的區議員在此蒙混過關，繼續宣揚"港獨"或抗爭的意識，令香港無日安寧。代理主席，除了上述工作外，我亦懇請有關部門在完成宣誓後加強監察，因為大家要留意，他們動輒會借屍還魂，又或是荼毒年輕一代。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通過《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這項《條例草案》的修訂內容包括：釐清法例中"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涵義；區議員就職宣誓的規定；為公職人員監誓的安排；拒絕或忽略作出誓言及違反誓言的法律後果。雖然政府公布修例的過程如此清晰，但卻仍聽到反對聲音，認為這是"香港政治大倒退"、"中央收緊紅線"。這些說法可說是站不住腳，亦不顧客觀事實。根據資料顯示，全球已有超過170個國家的憲法規定了宣誓制度。不少歐美、亞洲等民主國家，宣誓人不單是國家的官員，議員及法官，公務員亦同樣需要在就職前宣誓效忠所屬國家，可見這是十分正常的規定。因此，特區政府立法要求公職人員、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作出宣誓，是天經地義的事。回顧回歸近24年來，中央政府充分表現出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誠意，對特區政府的運作給予充分的空間，一直沒有主動就宣誓效忠的事宜提出具體要求。然而，中央政府的寬容卻被反對派利用，有部分公職人員和區議員或議員無視宣誓時應有的態度及宣誓後應承擔的責任。例如立法會2016年的宣誓風波及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在議事堂內外的兒嬉態度，深深影響部分市民，尤其是年輕人對法治的價值觀，間接及直接地造成社會上連串無法無天的亂象。反對派不單破壞香港的法治，還聯同外國勢力不斷灌輸"反中"、"抗中"的意識，向社會滲透極端激進的政治思潮，當中不乏公職人員和議員。他們在社會形成一種所謂"違法達義"的意識，形成對抗政府就是正義的錯誤價值觀，久而久之便衍生"攬炒派"的反動思潮。"攬炒派"以阻礙香港發展、衝擊香港的政治體制，以及爭奪特區政府管治權為目的。前年由修訂《逃犯條例》引致的"黑暴"和"港獨"行為，由於沒有得到有效的壓制，已經達到泛濫的程度。

在會議進行期間，他們肆無忌憚地留難與會的民政事務專員、警方代表等，意圖藉此引起公眾關注、加劇社會矛盾。這些都是沒有要求所有公職人員宣誓效忠所造成的後果。代理主席，為了讓香港的政局由亂入治，貫徹"一國兩制"中"愛國者治港"的基本原則，理順對立法會、區議會及公職人員的要求，列明有關公職人員的基本責任，皆是刻不容緩。由於香港以往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中提及的"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均未有清晰的定義，多年來被反對派及政客鑽制度的空子，利用議會平台散播"港獨自決"、公投、仇中及"違法達義"等違法言論，甚至要求外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制裁香港的主要官員等。一連串罔顧香港人利益的行為，蠶食了香港的核心價值。今次修例正是要正本清源，通過宣誓，有效地規限公職人員不能作出違反國家和特區政府根本利益底線的行為。另一方面，針對目前區議會的亂象，根據《香港國安法》的規定，效忠香港特區是區議員的基本責任。《條例草案》除了引入區議員的宣誓規定外，同時訂明律政司司長可以根據《立法會條例》第73條、《區議會條例》第79條，向違反誓言的立法會議員或區議員提訴。有關議員會即時自動暫停職務和職能，直至完成訴訟為止。這做法能更有效維護立法會和區議會的正常運作，避免再次發生亂象。代理主席，香港近數年來不斷在政治漩渦中掙扎，發展已經落後於周邊城市。希望通過中央及特區政府一連串措施，令香港重回正軌，市民可以過着安居樂業的日子。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
眾所周知，在公職人員宣誓及效忠方面，過去幾年香港亂象叢生。2016年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就職時，曾有議員更改宣誓誓詞的內容，並以帶有侮辱國家性質的字眼取代。在2019年至2020年的修例風波中，部分議員更勾結外國勢力，尋求制裁香港。針對種種亂象，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一系列解釋、決定和《香港國安法》，就香港公職人員的宣誓要求作出規定。香港有憲制責任落實這些要求，完善公職人員宣誓和聲明的安排。代理主席，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治港者及公職人員的基本要求。實際上，要求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在世界上是慣常做法。例如，美國對公職人員有"愛國者"要求，法律以負面清單方式規定，不愛國者不得在美國政府內任職，而且所有擔任公職的人員均必須宣誓。不莊重宣誓不但構成拒絕宣誓，還會引發嚴重後果和責任。此外，英國對公職人員忠於國家的操守亦作出明確的規定。根據《國會議員操守準則》中"議員職責"的規定，議員有責任忠實地效忠女王陛下及其後嗣和繼任者、履行職責是出於國家的整體利益。在要求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前，有必要研究公職人員的範圍，以及確定何種類型的公職人員需要宣誓。事實上，《香港國安法》並未對公職人員作出定義，而根據香港現有法律，包括《防止賄賂條例》及現行普通法，公職人員的範圍相當廣闊。就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而言，我認為行使或協助行使公權力，或恆常受特區公共財政資助機關和機構的公職人員理應宣誓，以體現鄧小平先生提出的愛國者治港原則。鑒於界定公職人員較為複雜，須深入研究，以及應廣泛聆聽持份者的意見，《條例草案》並未確定所有需要宣誓的公職人員的種類，只制訂新規定，要求區議會議員須在就職時宣誓。雖然根據《基本法》第九十七條，區議會是接受地區性事務的諮詢的區域組織，並無公權力，但區議會的法定職能包括承擔多項社區事務，對公眾利益有重要影響。區議會在《防止賄賂條例》下被界定為公共機構，區議員則屬公職人員，而且區議員的酬金、津貼和開支償還款額均以公帑支付，所以我認為將宣誓安排伸延至區議會實在無可厚非。近期發生區議員離職潮，部分區議員聲稱，在《條例草案》通過後，議會空間將被徹底封堵，無法履行職務和兌現服務市民的承諾。這種態度完全是惺惺作態，令人嗤之以鼻。實際上，區議員參選時均曾在提名表格內簽署聲明，表明擁護《基本法》及保證效忠特區。現在，他們"心理有鬼，言行有愧"，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可能違反參選時簽署的聲明，或恐懼未來宣誓時會被"DQ"或追究，才提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三十六着，走為上着"。近年來，區議會泛政治化、不務正業，"攬炒派"區議員漠視地區利益，一再拖延、阻礙政府施政和地區發展項目，市民對此不滿已久。《條例草案》規定區議會議員必須宣誓，不會造成代議士時代的終結，因為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並非愚擁、愚效。就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涵義，可參照《香港國安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就議員資格的決定，以及法庭的相關判決。《條例草案》列出6項正面清單及9項負面清單。在負面清單中，任何人只有"無差別地反對特區政府提出的議案"，並意圖以此威脅特區政府、使特區政府無法正常履行職務和職能，或迫使行政長官及推翻特區政府，才被視為不擁護《基本法》和不效忠特區。議員是其是、非其非，投票反對政府議案、財政建議，或依法行使《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彈劾行政長官，與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並不矛盾。此外，正面及負面清單並非詳盡無遺，執法單位在判定是否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時，須依法考慮相關事實、證據和情況。此外，在程序安排上，《條例草案》明確訂明宣誓要求，並劃一監誓人安排。代理主席，宣誓和簽署聲明並非宣誓過、簽署過便作罷。《條例草案》制訂違反誓言的機制，訂明違反指明誓言及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是新增的喪失議員資格的理由，並取消律政司司長在原訟法庭提起相關法律程序的6個月期限。為平衡議員的利益，《條例草案》加入"越級上訴機制"，不服原訟法庭裁決的一方，如取得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的上訴許可，可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以盡早得到終局決定。在律政司司長提出相關法律程序後，議員職能和職務將被暫停，而且一旦按照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因拒絕宣誓被"DQ"、違反誓言等，5年內不能參選。代理主席，《條例草案》的根本原則只有一個，便是要準確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公職人員的宣誓規定，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這是憲制責任也是應有之義，亦是改善特區管治，正本清源的必然之舉。我支持通過《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
公職人員宣誓根本是應有之義。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要求公職人員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最基本的要求。

《條例草案》除聚焦於行政長官、立法會議員及司法人員外，亦涵蓋區議員，區議員是《條例草案》適用的重要人員。大家都知道，區議員每天都要處理許多公共事務，如果有人說區議員不是公職人員，真的沒有人會相信。因此，這次將區議員納入宣誓的管轄範圍，並對他們訂立明確的宣誓要求，我認為是恰當和最基本的要求。代理主席，就《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值得一提的是，條文特別提到一旦有區議員在履職過程中作出違誓的舉措，律政司司長可即時向法庭申請啟動程序，暫停和終止該名區議員的職務，主要原因當然是為了防止這些"反中亂港"的"攬炒派"區議員繼續在崗位上胡作非為。我想清楚指出，條文其實已清晰訂明涉事者可向法庭提出反對，所以絕非沒有反對機制。

區議會會議主要已被他們用來侮辱警察、做"政治show"和醜化中國。更甚的是，有身為區議會主席之輩，其身不正，帶頭犯法"起底"來傷害警員。近日，我們更看到有些區議員在散播"港獨"之餘真正"播毒"——是毒品的"毒"。他們公然聲稱大麻不是毒品，實在是荼毒我們的社會、荼毒我們的下一代。

大家都知道，"攬炒派"的某些人可能想利用"發誓當食生菜"的伎倆，在宣誓時完全依照規矩，"扮乖乖"依循宣誓要求，企圖蒙混過關。

此外，我亦曾在4月致函法案委員會主席，請他向當局轉達這項關注，並要求明確的回覆。

我相信這是公眾或很多同事今天比較憂慮的一點，他們認為監誓人必須有權把關，不可讓"扮乖乖"宣誓的人蒙混過關。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認為這些懲處或舉措相當重要，因為我們希望條例出台後能產生一定的阻嚇性，這是相當重要的觀點。代理主席，我希望《條例草案》通過後能夠真正做到正本清源，讓區議會能夠盡其應有責任，而不是好像現在般不務正業，被用作醜化國家或做"政治show"的平台，這是市民所唾棄的。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訂明公職人員宣誓的要求，對宣誓作出完整而明確的規範。內容寫得十分清楚，堵塞了過去的漏洞，相信可以給有意從事公職的人士一個強烈的信息：宣誓是具實質約束性的莊嚴承諾，絕對不可以當作"食生菜"。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規定，公職人員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但缺乏具體的規範。在2016年新一屆立法會宣誓就職時，很多反對派當選者將宣誓當成表演的機會，在宣讀誓言時自行"加料"增加內容、用道具或其他方式表達所謂的政治訴求，當中更有人宣揚"港獨"及辱華。一場原本莊嚴的宣誓，最終變成政治醜劇。最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作出釋法，界定宣誓形式或要求，防止鬧劇再次發生。直至近期，因應《香港國安法》等多項新變化，政府已為公職人員訂立全面的宣誓規定。《條例草案》除了明確列出有關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要求和條件外，亦提供了正面及負面清單，列明不可作出的行為，包括宣揚"港獨"、推動"自決主權"或"全民公投"、尋求外國政府或組織干預、損害政制秩序的行為和利用選舉對抗中央及特區政府等。《條例草案》讓公職人員更清楚，如果干犯上述罪行，不但觸犯《香港國安法》，更違反誓言的規定。公職人員宣誓效忠是國際慣例，因為全世界也不會接受公職人員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香港亦應如此。不過，可能有人認為《條例草案》的負面清單寫得太死板、太詳細，但這正是由於很多公職人員上演了很多鬧劇，有些甚至公然做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完全違反公職人員的操守。現時《條例草案》的安排只是撥亂反正，糾正過去的錯誤。為配合《香港國安法》的要求，《條例草案》清楚列明各種違法行為，此舉亦是合情合理。事實上，過去的宣誓規範較為寬鬆，導致很多問題產生。今天訂立的《條例草案》就是要告訴大家，宣誓不單是一場簡單的儀式，亦是公職人員作出的莊嚴承諾，對公職人員具實質的約束力，亦是對公職人員的根本要求。《條例草案》的另一項重點，是訂明區議員必須依法宣誓。

區議員必須依法宣誓，是理所當然的事，亦是區議員應有的責任。宣誓亦可以提醒區議員應該負起的責任，以及不能作出有違效忠特區的行為。現時寫得清清楚楚，就可以避免日後出現爭拗。

條文並不包括區議員，我認為這是不足的地方，須予完善。2019年爆發"黑暴"事件，反對派及"攬炒派"在"攬炒"前早已部署如何奪權，包括在區議會奪權，以期在政制層面取得控制權。反對派在2019年奪得區議會的控制權後，真的言出必行，不務正業，既舉行初選，又在會議上針對政府，阻撓每年批給民間舉辦活動的撥款。

從這些角度來看，區議員是徹頭徹尾的公職人員。2020年6月30日通過實施的《香港國安法》的第三十五條訂明，任何人經法院判決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即喪失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資格。因此，規定區議員須在就職時宣誓，是較為合理和全面的做法。本會在上星期曾討論要求特區政府加強地區管治能力，而區議會在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區議員不但要參與地區管理，同時也要對社會和市民負責。較早前，有地區團體進行民意調查，當面詢問一些現任區議員會否宣誓，當中很多人"側側膊"離開，迴避問題。此外，有些區議員任期未滿便已"走佬"，有些甚至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被囚禁。在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的53名"攬炒派"中，超過一半是區議員。現時已有超過20名反對派區議員先後以不同的理由辭職。由此可見，他們不想宣誓效忠特區政府；不用我多說，他們是不會接受效忠《基本法》和特區政府的。只有將區議員納入宣誓機制和規定，才能測試到哪些人是真心為香港，是真誠真意對待香港市民。《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訂明公務人員就職時須宣誓的要求，而在引入區議員於就職時須宣誓的規定後，《宣誓及聲明條例》亦會加入具體的宣誓要求，例如指明一些故意作出的行為會被視為拒絕或忽略作出誓言，以及須承受的後果等，這些都是市民大眾希望看到的規定。區議員作為服務香港的公職人員，必須向市民和社會作出承諾，亦不能迴避。對於一些口不對心的議員，我不會奢望他們對香港負責。至於違反《宣誓及聲明條例》或誓言的公職人員，我們需要制定法規，訂明他們會被暫停職務、喪失公職人員資格及不得參選等。政府在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中，建議區議員在暫停職務期間不得享有薪酬及津貼等待遇，是順理成章。這些措施非常重要。區議員是香港的公職人員，必須宣誓效忠香港特區政府和《基本法》，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必須在有關法例訂定更清晰、更明確的規定。

這樣便可在建制架構內，即時制止他們胡作非為、分裂國家及擾亂社會的行為，防止他們遺害社會。《香港國安法》第三十五條亦訂明，任何人經法院判決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須受處罰，包括即時喪失職務等。該條文亦提到政府官員及公務人員，但遺憾地，是次修例工作並沒有將公務員納入《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

我希望局長稍後能就我提出的公平性問題作出解釋。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我認為政府提出的修訂有3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讓我嘗試簡單闡述。

有關訴訟並非單純律政司司長向法院提出議員的宣誓不符合資格那麼簡單，這次修訂亦同時讓律政司司長在提起訴訟的一刻，擁有直接權力凍結該名議員的資格。然而，剛才葉劉淑儀議員在會議廳外會見記者時卻說"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普通法的無罪推定原則，不要立即將有關人士視為有罪"。雖然在法律上設有上訴機制，但議員的議席若被凍結，基本上別無他法，只能自行承擔訟費，向終審法院提出申請撤銷相關規定的理據，但這是沒有可能辦到的事。

雖然在法律上設有上訴機制，但只是形同虛設。第二，《議事規則》已就取消議員資格作出相關的規定。即使過去法庭曾判定某些議員有罪，但也要根據《議事規則》去釐定議員的資格，原因是立法會設有自行處理議員資格的機制。但是，由於《條例草案》賦權律政司司長提起訴訟，所以看來《議事規則》第49B條將來毫無意義，可以直接刪除。

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爭議不斷，因為行政機關、律政司和政府採用非常嚴厲的方式，意圖殺一儆百，無論是立法會或區議會，總之不留任何空間。可是，公職人員的涵蓋範圍是有爭議的。

去年12月16日，一眾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在特首見證下，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事隔1個月，民政事務局前政治助理黎穎瑜因家庭原因而離職，她在Facebook上向大家解釋她將會移民到新加坡。我想問，她在1個月前面對我們的國旗和區旗宣誓時，難道不知道她和家人要移民嗎？

我認為最離譜的是待遇上有不相稱的地方是，黎穎瑜其後放棄移民回港，並由5月1日起擔任音樂兒童基金會的項目顧問；6月1日起將擔任中華國術總會的共同作者和編輯。

我剛才提及的工作諮詢委員會，曾經擔任政府公職的人都知道離職後需要"過冷河"，通過"旋轉門"。她是雙重效忠，效忠這一邊後又效忠另一邊，這樣合理嗎？

代理主席，過去數年，"黑暴"亂港及疫情襲港令本港經濟幾乎直插谷底。大、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市民糊口艱難，正常生活欠奉，真是家不成家，香港已經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然而，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法治得以捍衞，公義得以彰顯，市民外出時終於可以無需擔心多說兩句真心話會被"標籤"、被"起底"、被騷擾甚至被襲擊，並可享受國家扶助香港走出疫情的措施。

自前年區議會選舉以來，有反對派區議員聲言要"變天"，要全面壟斷地區的話語權，勾結外國勢力甚至參與違法初選，造成非常深遠的影響。他們在區議會"有權用到盡"，政治掛帥，不問是非，胡亂否決議案，連固有地區組織的撥款也否決。代理主席，香港弄致今天如斯境地，是因為這群人把市民的福祉和生活"擺上檯"，導致每件事情也高度政治化。這群人暗地裏在地區層面做盡"反中亂港"的小動作，以為不會被人發現，簡直把我們當作傻瓜，侮辱香港人的智慧和中國人的尊嚴。《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大半年，市民普遍認同有助社會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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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公職"的定義，較《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要求有所增加。行政長官已經表明，除公務員和政府官員外，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和區議會的成員均須依法宣誓或簽署文件確認。現時全港約有17萬名公務員，另外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同樣以公帑支薪。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無論政見有多大差距，出任區議員這個職位的人士理應明白，出任公職等同從屬建制的一部分，絕不可以做出任何危害"一國兩制"和違反《基本法》的行為。不少體制成熟的國家或地區，包括德國和日本，對公務員宣誓也有相關規定和要求，反映公職人員宣誓以示對國家和社會負責，早已是國際慣例。宣誓效忠是最基本的要求，可說是當行之義。過去數年，香港已經錯失不少機會。在《香港國安法》下，香港局勢回復平穩，市民得以生活安寧，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在選舉制度得以完善後，特區政府的公務員團隊同樣應該完善。凡出任公職的人員，包括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公共事務甚至公營機構和慈善團體的人員，均應該貫徹同一套"愛國者"標準，即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

他們只懂作政治表態、飲紅酒，同時做出影響香港警方、區議會運作的事情。如果未來有大批區議員因為拒絕宣誓而辭職或被"DQ"，政府會否擬備不同的後備方案，或研究改革區議會制度？政府將會在本月公布政府合約員工的宣誓安排，我相信透過立法可以重整公務員風氣，推動政府積極有為。我認為政府應該盡快展開研究，將法定組織及受政府資助機構的員工，包括教育、醫護及社福機構的人員，同樣界定為須遵守宣誓安排的公職人員，以便早日撥亂反正。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分成9個部分，共有31項修訂條文，但根本原則只有一個，就是要準確落實公職人員的宣誓規定，讓特區政府履行憲制責任，貫徹"愛國者治港"的原則，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我記得今屆立法會開始之初，多名議員在進行宣誓就任時，公然作出侮辱國家、傷害民族感情和阻礙宣誓真誠、莊重地進行的行為，為社會大部分市民所不容，其後法庭亦作出裁決，最終6名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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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是對治港者及公職人員的基本要求，亦是他們的根本義務和責任。這是確立"愛國者治港"原則的重要基礎。政府這次的立法原則非常清晰，除堵塞以往在法例上的漏洞外，亦可完善整個選舉制度。

我非常認同這點，因為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是作為區議員的最基本責任。"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凡擔任公職人員，必須擁護法紀、效忠國家和政府。莫說是立法會和區議會這兩個組織規模較大的議會要求議員宣誓，我所屬的功能界別新界鄉議局，其轄下27個鄉事委員會最近亦為日後的鄉事會選舉作出修訂。代理主席，請容許我花少許時間談談這個情況。為配合《香港國安法》實施，經諮詢27個鄉事會的意見後，鄉議局早前向民政事務總署提出修訂建議，日後當選鄉事會執行委員會委員的人士，必須宣誓表明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任何人如果觸犯《香港國安法》，一經定罪後，便即時喪失參選及擔任鄉事會執行委員的資格等。有關修訂完全體現當選者必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根本性原則。修訂建議獲得政府迅速回應，並已於今年4月30日在與政府舉行的工作小組會議上通過，即時在新界27鄉生效。

第二，《條例草案》建議加入具體的宣誓要求，包括宣誓必須符合宣誓程序和儀式。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內容，或以任何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均屬拒絕宣誓，所作的宣誓亦屬無效。任何人士如違反誓言，或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要求和條件，即喪失出任相關公職的資格。有關議員亦須即時暫停職務，不得享受相應待遇，包括酬金、津貼及償還款額等。我認為"停職停薪"絕對是貼近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以及人大常委會關於《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的精神和原則。第三，《條例草案》建議在行政長官、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中加入限制，任何人違反宣誓要求而被"DQ"，或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要求和條件，5年內不得在相關選舉中被提名或當選，我認為這正正是彰顯誓言的莊嚴。代理主席，世界各地的就職宣誓都是莊嚴而神聖的，宣誓人會依照各國憲法或法例，按照指定的誓詞宣誓。如任何人士拒絕依法宣誓，最嚴重的後果是喪失就任資格，這亦是普世價值。最近，外界有人胡言亂語，指《條例草案》用來打壓現職的區議員，這全是不盡不實的說法，因為《條例草案》的目的並不是打壓，而是正本清源、堵塞漏洞，讓議會重回正軌。做人做事，只要"行得正、企得正"，過去的言行並無違反誓言，亦沒有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要求，又何懼之有呢？只能怪"攬炒派"一直死性不改，今天的下場是他們自己種下的惡果。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並申報我是屯門區的區議員。

主席，今天我們討論《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自由黨表示支持。我要特別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張宇人議員，因為要在這麼短時間內密集式開會。此外，我更要多謝曾國衞局長。我知道他這數個月很辛苦，因為同時有數項大型的修例工作正在進行。正如前議員王國興經常說的"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我相信局長的團隊的工作應該未曾停止。然而，《條例草案》對於香港非常重要，因此，我很感謝他們的努力。我相信當一系列的修例工作完成後，香港會有一番新景象。今次這項修訂法例對於香港是否重要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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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出上述過程是要告訴大家，過去《基本法》是有方法規範該等人士在宣誓時應該擔當的角色，而不是跳跳彈彈只為"吸引眼球"。觀乎近年香港的政治環境，尤其是面對中美角力，現在的情況已不似過往純粹"抽水"那麼簡單。

根據過去在區議會的經歷，我覺得作為區議員，最重要的是服務所屬社區內的朋友的民生問題，包括交通、環境、衞生、投訴、建設等方面，盡量希望協助區內居民有更好的生活；如有甚麼需要"執漏"，我們亦會盡量幫忙。為何要在區議會開會？因為區議會之下設有不同的委員會，會與不同的官員會面。官員需要列席會議，讓區議員可以就區內關注的問題直接提問，而且會有會議紀錄。

官員可能會在會議上記下問題或即場解答，而即使無法即場作出承諾，及後也會替我們跟進。

這是一般區議會的運作情況。我們負責在地區蒐集民意，然後透過區議會改善民生。

我想大家透過很多平台也可以看到，那些區議員藉着他們在區議會內的大多數優勢，不斷辱罵當區專員及與會官員，尤其是警務人員。我已不知多少次從片段看到，高級警務人員、官員或專員在區議會會議上遭受區議會主席的奚落或侮辱，但所討論的卻不是民生的議題，而是政治議題，甚至是遠遠超出區議會功能，連立法會也不會討論的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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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對此都不認同，尤其是他們利用這個平台宣揚自己的理念，想帶領香港踏上一條不歸路。

近年香港真的很荒謬，很多十分理所當然的事都會被無限上綱上線、被抹黑、被扭曲和被妖魔化。每個人自小便知道，宣誓、發誓當然要莊嚴和真誠，公職人員一定要效忠政府，一定要守法，一定要盡忠職守，而管治者便一定要愛國。這些不都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嗎？當發現香港原來不是這樣的時候，很多人都非常譁然。

很多市民都認為有否搞錯？

在2019年，他們甚至成為"黑暴"分子之一，支持"攬炒"香港，支持暴力，無限拖延香港的發展，甚至打爛這個議會。他們亦勾結外國勢力，制裁香港及我們的國家，嚴重影響國家的安全。為何會容許有人利用香港議會平台做這些事呢？

很多市民都認為不應該讓這些事情發生。

我們看見一些議員辦事處長期不辦公，長期不服務市民，很多市民投訴無門。我們又看到有些人利用自己的辦事處作為宣揚"港獨"的平台，掛滿標語，做了很多根本不應做的事。此外，有些議員則選擇性服務，說市民不支持他們的政治理念便不服務市民。

他們是否有心服務香港市民的呢？區議員是公職人員，並以公帑支薪，其辦事處亦是以公帑營運，但他們卻選擇性地做自己喜歡的事，做破壞香港甚至危害國家安全的事。

很多市民說因為無法規管他們。

我們知道出現問題，所以提出《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以撥亂反正。主席，我當然支持《條例草案》。

何謂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呢？條文寫得十分清晰，有一份正面清單和一份負面清單。正面清單非常簡單，就是擁護"一國兩制"原則的落實，擁護《基本法》，忠於香港特區，維護香港特區利益等。

主席，《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在今天恢復二讀辯論。有關修訂主要旨在約束公職人員，包括區議員，規定他們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在市民的支持下，我自1999年起擔任區議員，屈指一算，至今已接近22年。

所以，我再次表明我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主席，我記得當年初任區議員時，有前輩告訴我，加上本身的認知，區議會是一個諮詢架構，主要以地區事務為主，就地區的建設、環境衞生及改善市容等方面向政府提供意見。很可惜，在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後，整個區議會的生態便有所改變。"攬炒派"及反對派的議員不欲宣誓、不肯效忠，更在各個區議會作出很多荒誕的行為。這些行為令我有很深的感受，亦非常感慨。現時已有接近30名區議員因拒絕宣誓及擔心被追討薪酬津貼而先行辭職，或是當逃兵離開香港。

現時，有些人已經逃往外國"嘆世界"。

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拖垮香港，有破壞、無建設，這樣只會令香港繼續敗壞，而相信這亦是普羅香港市民最忍無可忍的事。主席，由於大家都看到香港在現時的疫情下已經困難重重，而這些人仍事事政治化，所以政府才提出修例，要求區議員宣誓。一旦區議員違反誓言，便有機會被起訴。

這是繼去年開始實施《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後，另一個有效止暴制亂的方法。主席，我希望政府可以落實"愛國者治港"，普羅市民也期望政府能夠真的逐步落實這項原則。若通過關於公職人員宣誓的《條例草案》，不但可以撥亂反正，更可以正本清源，將一些並非愛國愛港的人從管治架構中"處理好"。我認為這並非反對派所說的搞小圈子，亦不是"一言堂"，而是確立"愛國者治港"的最基本原則。現時，有些反對派議員表示會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欣然宣誓。一名油尖旺區議員表示，他要履行對選民的莊嚴承諾，直至任期屆滿。

大家也可以看到，由"黑暴"活動爆發至現時為止，"攬炒派"不停利用議會資源，在社區內進行滲透。

更離譜的是，他們透過議會的平台散播一些信息荼毒市民。最簡單的例子是在新年印製"撐暴"的揮春和掛曆，以及在擺街站時宣揚"攬炒"的信息。主席，我們看到在國家全力支持特區抗疫之際，有一群人與政府大唱反調，發放各式各樣的抹黑信息，最簡單的例子是抹黑國產疫苗及誣衊"安心出行"。市民完全看到這些情況，但我們如何能將這些人摒出議會，令議會真正回復至"以地區建設"為主？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市民期望看到的。主席，我們從這些例子可再次看到，這群"攬炒派"區議員一直無視"一國兩制"這核心價值，更有人勾結外國勢力，以香港作為"橋頭堡"，處心積慮歪曲"一國兩制"。我認為在實施宣誓規定之後，這種情況會逐漸減少，有些人甚至已經知道自己無路可走，不能再在議會內宣揚"港獨"，亦不可再事事政治化。剛才有同事說，警務處處長現時出席區議會會議的情況與昔日有很大分別。

再者，落實宣誓的安排可令區議員聚焦民生，對各區市民都是一種保障。我落區時聽到很多市民的不同意見。雖然有些市民可能只是一知半解，但我所接觸的市民——不論是基層市民、中產以至不同專業範疇的人士——都對我說，宣誓是必須、必要及應該做的。他們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回歸前，公職人員同樣要宣誓效忠女皇陛下。

主席，這群人需要監察，聽其言、觀其行，看看他們的言行是否真的符合誓言內容。我認為特區政府責無旁貸，必須監察他們。我不希望在完成宣誓後，區議會會繼續出現現時的情況，甚或更差的情況。主席，"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是大部分香港市民的盼望。我敢說全部市民都期望香港能夠繼續在"一國兩制"下前行，不希望看到香港越來越走樣，亦不希望與"一國兩制"越行越遠。因此，我認為有關安排不但適時，更可以立刻撥亂反正，讓香港重回正確的道路。在2019年實施《香港國安法》及今年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更加要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及"十四五"規劃，以期與內地對接。我相信這對大部分香港市民而言都是好事。主席，我重申，我全力支持《條例草案》及政府的修正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我個人十分贊同並希望這項《條例草案》能盡快生效，遏止立法會及區議會過去的亂象，特別是在宣誓方面把關，作出更好的規範，確保在特區架構內是"愛國者治港"。我非常贊同藉這項《條例草案》，把全體區議員納入公職人員宣誓的範圍內，即要求區議員與立法會議員一樣，須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當局更應在完成立法後，嚴謹執法，為現任區議員盡快安排宣誓。如有違反誓言者，律政司司長亦應作出追究。

我們辛苦建立多年的區議會聲譽，一下子就被他們喝紅酒的行為毀掉。政府當局有責任追究，而當區區議會主席也有包庇嫌疑，希望當局認真追究和處理。關於今天這項《條例草案》的由來，這半年來，最少有20多位區議員因不同理由而辭職或表示將會辭職，當中有些議員表明是因為拒絕宣誓，有些則擔心被"DQ"或被追回薪酬。

眾生相，光怪陸離，大家已不感陌生，這與自2020年1月有17個區議會被"攬炒派"主導後所出現的種種亂象同出一轍。如果大家有印象，去年，一位李姓區議員在議員辦事處門外張貼辱華和"港獨"的標語，表明拒絕服務與他政見不同的市民。我記得當時引起很多人的憤怒，而我亦要求民政事務局追究他們有否違反《區議會條例》的指引。萬料不到這種癲狂之風越演越烈，區議會越來越失控，不再處理地區民生事務，而是凡事政治化。他們在區議會會議上主要是發表所謂的"港獨"言論，把區議會變成"攬炒派"對抗特區政府的平台。我昨天在街上經過看到有區議員仍然在公眾地方掛上橫額，公然寫"武漢肺炎"4個字。政府部門，即食物環境衞生署，責無旁貸，但卻沒有處理。主席，公職人員應該設有底線，而最基本的底線是真心及真誠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

議會不應任由這些"港獨"分子或要求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人把持。立法會不可以，區議會亦不可以。因此，當局因應201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去年實施的《香港國安法》，以及人大常委會關於《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進行立法，落實我們現時討論的公職人員宣誓規定，這是絕對有需要的。今次的立法是要落實上述的決定；一言以蔽之，是要確保香港的政治架構內全是"愛國者治港"。所有公職人員，不論是特首、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或區議員，均須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政治倫理，宣誓的舉措亦是非常莊嚴的事，應該堅守。《條例草案》就有關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的提述，明確附上正面清單及負面清單，進一步清晰相關的法定要求及條件。例如主張自決、犯上《香港國安法》的罪行、作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禁止的行為、無差別反對特區政府提出的議案、利用特區政府舉行的選舉及組織對抗政府的變相公投等，均視作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的規定。任何公職人員即使在宣誓過關，但如果曾作出上述行為，律政司司長亦可作出行動，把他們的行為視作違反誓言或作虛假宣誓。如有關人員被判定違反誓言，其後果是終止公職，5年內不可參選有關公職的選舉。大家也記得，在數年前有兩位立法會議員公然一邊宣誓，一邊展示"港獨"及辱華標語。面對這些荒謬絕倫的事，我們確實有迫切需要訂立法例，確立一套公職人員宣誓規範。對於今次立法要求區議員一併進行宣誓，我表示萬二分贊同。

第一，他們形容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強制區議員宣誓是禮崩樂壞。我看到的剛好相反，是撥亂反正。不容支持"港獨"、乞求外國干預香港事務、無差別反對政府決策的人進身立法會、把持區議會，是正本清源，確立一套從政標準及新的政治規範。在《條例草案》通過後，那些曾經做出負面清單所列行為的相關公職人員真的要撫心自問，是否符合正面清單及負面清單的要求；，如果不符合，在宣誓時有可能會被"DQ"。第二，對於律政司司長可對違反誓言的人提出法律程序，有"攬炒派"區議員表示沒有理由未審先判，並指停止向區議員發放酬金和津貼等是不對的。

公職人員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是應有之義，當中亦可能涉及觸犯《香港國安法》的情況，所以更應審慎處理。我認為暫停他們行使相關職能的安排合理。第三，有些區議員公開叫政府停止打壓他們。撫心自問，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正如我開始時所說，只是很基本、很基本的要求，我們現在只是撥亂反正。任何區議員均不應利用議會的平台，無限扭曲，顛倒是非，將本來用作處理地區民生議題的場所，變為他們散播歪理和政治主張的平台。

今次訂立法例後，如果當局嚴正執法，真的會有一定數量的區議員離職。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兩項決定，訂明某些行為會被視為不符合我剛才提及的兩個法定要求和條件，即"擁護"和"效忠"。政府當局這次修訂本地法例，正是為了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中有關公職人員宣誓的規定。

主席，我們經常聽到社會上有些人問：為何公職人員宣誓要這麼大費周章？為何政府這次要在法例上寫得如此清清楚楚？

此外，當日亦有人在此敲鑼敲鼓、打黃傘，總之做盡一切把戲，令立法會變成一個烏煙瘴氣的地方。

主席，除此之外，大家也知道，這次修例亦引入區議員在就職時須宣誓的新規定。這項新規定可說是一面照妖鏡，因為宣誓內容包括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而這些都是不容爭辯的大道理。我真的看不到任何一個愛國家、愛香港的人在讀出這些誓言時會有何困難。

主席，我當了證婚律師多年，過去多年曾為很多新婚夫婦證婚——何俊賢議員說他也是由我證婚的——每次也看到一對對新人，在我面前莊重地向對方讀出可說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誓詞，而誓詞中必定包括要對對方忠誠。

這與在議會內宣讀誓詞的情況相同，如果宣誓的準議員心不甘、情不願，面露難色或就何謂"忠誠"、"擁護"等諸多疑問，我想也不用再跟他討論甚麼，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人信不過、會害人一生。我天生一副"外父相"，有兩個女兒。如果我的兩個女兒在結婚時，她們的新郎持有這種態度，我作為外父會第一時間趕他們走。

主席，我剛才留意到鄭松泰議員的發言的其中一點，提到有關暫停立法會議員或區議會議員的職能和職務。我非常細心聆聽他發表的一些意見，也感覺到鄭議員剛才的表情非常豐富、聲如洪鐘。不過，我認為他氣雖壯但理不直。

如果有證據顯示一名公職人員曾經這樣做，先暫停其職務再等候處理，我認為是最好的做法。過去很多公司也是這樣做的，如果有職員犯事，雖然未被法庭定罪，但公司也可能要求該人暫時停職等候結果，這對個人、公司或社會也是最好的處理方法。所以，對於鄭議員剛才說這做法違反甚麼"無罪推定"原則或律政司司長權力過大，我並不認同。另外，我認為他真的不是太公道，因為他浪費了不少篇幅引述前任政治助理的例子，指她為了移民而發假誓。坦白說，我與這位政治助理不是太"老友"，但我剛才從鄭議員的發言中，完全聽不到有任何跡象顯示這位前任政治助理發假誓。我認為他引用的例子極不恰當，亦不尊重這位前任政治助理，我希望他能夠還對方一個公道。主席，我的發言時間差不多到此。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多謝主席。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

當時我很年青，我記得我在當選後致電秘書處，詢問第一次開會時是否要像立法會議員般宣誓。當時秘書處告訴我，區議員無須宣誓，沒有這需要。

張國鈞議員剛才提到宣誓的重要性，就是對市民作出承諾和對自己的要求。

由於以往在區議會層面無須宣誓，很多古靈精怪的亂象不斷出現。

北區區議會設立了一個保安事務委員會，我還以為那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區議員是要幫助市民解決地區的民生問題，如交通、環境衞生、建屋等問題，所以他們完全沒有履行區議員應有的職能。

不會的，因為大家已就《條例草案》作出非常透徹的討論，並列出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

我真的想不到，作為香港的公職人員，做這些事情有何問題。

為何反對派議員、"攬炒派"區議員會害怕？很簡單，因為他們不是針對那些政策或事宜，只要是特區政府提出來的事宜或政策，他們便會反對，務求癱瘓特區政府的運作。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這些事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我要特別指出，我不相信有絕對完美的政治制度和選舉制度，最重要的反而是人民的質素，因為即使有很好的選舉制度，但人民的質素不好也不行。我們的社會需要有公平秩序，並在每個人皆獲得公平資源分配和尊重的情況下，設計我們的選舉制度。

有些事情是"沒有你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而已，對面陣營將來肯定會隨機應變。另外，有些議員特別提到有關政治助理的問題，而張國鈞議員在某程度上已作出回應。其實，我們認為首先一定要認定，香港在這個特殊的背景和環境下，國籍並不是最重要的愛國指標。

正如有些朋友嫁到外國便要"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到外國生活便要尊重該地方，因為愛是最偉大的，沒有理由不容許。第二，即使沒有持有香港身份證或香港特區護照，亦不代表不愛國。反過來想想，即使是純正香港人持有香港身份證，但他們愛國、愛港嗎？

大家試想象一個場景，你跟女朋友走進教堂，結婚時肯定要說"無論貧富等，都要愛對方一生一世"。如果新郎或新娘要想一想才說，你認為他們是否真誠呢？

結婚、孝順和愛國、愛港一樣，"講價"在某程度上已是罪，只是罪不至死，以及他們會否真的受到法律制裁而已。談到宣誓，其實有很多範疇，不只是我們提到的區議員宣誓。在"愛國者治港"理念出台後，要落實公務員宣誓、完善選舉制度及今天的區議員宣誓，全部都在一套制度之下。

誰料一試便立即全部現形，證明特區政府要再思考。

我們知道，美國總統拜登上任時表示，可以把難民名額增至12,500個，比特朗普時代多出8倍，但當中有多少個名額能夠撥給政治難民呢？

他們攪亂香港，壓制中國，令中國因分心處理香港的問題以致經濟有所放緩，這樣美國便可達致其目的。

當中最棒的是羅冠聰，第二個可能是許智峯，兩個被選中的可能可以喝紅酒、"嘆世界"，但其他人到了外國大都是可憐的。

除了這一部分，在某程度上，政府亦要考慮是否建議那些手足搞一個共享區議員助養計劃，不要待人家進行很多眾籌時，求得這人卻得不了那人，分散投資是很浪費資源的，而且影響很大。

那些"火魔法師"、"追車師"、"旁聽師"或在家"攤屍"的都不算是專業技能。

最後，我特別用30秒談談，他們的口號兌現了多少。

最後，便是"香港加油"。其實，早在20年前已有"民主自由"的口號，追求自由。現在的香港人聽到"香港加油"也退出來，有沒有搞錯？因此，做一個"醒目"的香港人，甚麼選舉制度也可以......

因為大家都在這裏經歷過、每一位香港市民也見過議會過去出現的種種不堪。我在立法會經歷了兩屆任期，在這兩屆任期中看到有人宣誓時大喊口號、有人"龜速"讀誓詞、有人宣誓時不停咳嗽，有人宣誓時刻意提高聲調來讀出"國家"一詞，令人聽不到"國家"一詞，甚至有人在身上披着"港獨"旗幟宣誓。由於出現種種情況，大家也很清楚今天我們所做的是何其重要和必要，甚至是做得太遲。基於那些議員以上言行，這次修例絕對有需要。

有言在先，屆時便不可以說不是這樣、不是那樣，甚麼也不用多說，因為就着擁護《基本法》、忠於我們的國家及關於香港的利益，現已有明確的規定，並已清楚列舉出6項正面清單和9項負面清單。

"擁護"就是意圖上及言行上均真心地及真誠地遵守、支持、維護及信奉。有了這些清晰的內容，我相信大家宣誓時會很清楚宣誓的對象、要效忠的是甚麼、要遵守的言行、舉止、所作所為，以及所信奉的是甚麼，而不是對着空氣宣誓，亦不會只在宣誓時非常端莊，但轉頭便去"行兇"。所以，這次宣誓的規定是清清楚楚的。當然，有些人未宣誓便已辭職。

他們辭職時通常一定有一篇偉論，正所謂"跌落地揦番拃沙"。

如果區議會要動議感謝這兩名已辭職的議員，便有很多人也需要感謝。

此外，荃灣區議會之前也有一項議案公開"食人血饅頭"，他們動議把一個公園改名為"十一抗暴公園"。

我們相信這些議員最後也有機會宣誓，而當他們宣誓時，我們是否認同他們是真誠地宣誓呢？我希望政府亦要慎重處理。

今時今日他們依然在議會內，我甚至乎相信他們會很端莊地宣誓，但他們是否有機會在這個宣誓制度下過關呢？

假如做了一些傷天害理、傷害國家、傷害香港、傷害《基本法》、傷害"一國兩制"的事情，便不可以身受公職，亦不可以就出任公職收取薪酬，甚至參與公職，這樣才會有效。否則，如果有人心存僥幸，而且最後僥幸成功，並繼續收取薪酬，這項宣誓條例便是出現漏洞。我希望藉着通過這項法案，能夠堵塞漏洞，讓議會日後真正回歸正軌。正所謂"食君之祿，擔君之憂"，香港市民便是君，要真正為市民服務。市民繳交稅款養活這群為社會服務的人，他們應該真正為社會服務並作出承擔，這樣的人才是最好的人選。

我想提醒有關人士，他們可能枉作小人。

我曾批評政府是一言堂，立法會亦不應是一言堂。不過，我感到非常失望的是，鄭松泰議員提出反對的理由，除了我在法案委員會上多次提出和極力爭取的一點外，其餘兩點，特別是有關黎穎瑜女士的指控，我認為......剛才張國鈞議員表示不認同或認為沒有問題，但他沒有說明為何不認同、為何沒有問題。

議員認為有不對稱的地方或寧枉勿縱，我稍後會再作討論。

主席，我的立場是我原則上支持《條例草案》，雖然我對有些議題有所保留。

如果口頭上說的任何東西，違反任何誓言的內容或任何負面清單的行為，都有可能以言入罪，議員因而喪失豁免權。

香港沒有所謂"原教旨主義"的三權分立，但以往律政司司長最少不能用行政手段或按照律政司司長本人的決定便立即提起訴訟，"DQ"立法會議員，甚至在提起訴訟時，便立即凍結議員的權責，由於已獲政府接受，其薪津亦立即受到影響。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24年只是一瞬間的事，但人類社會首創的"一國兩制"構思在這24年間實踐。

所衍生的問題往往讓反華勢力，利用香港一小撮反中亂港的人蒙蔽香港部分市民，並作出一些越來越過分、越來越畸形的行動。最近兩年，這些人藉修例問題搞"黑暴"，在香港形成了一種恐怖的社會風氣。

我謹此陳辭。

近期，當政府開始醞釀把宣誓的規定涵蓋區議員，規定他們須進行就職宣誓時，居然陸續有區議員表示不會宣誓，寧可移民，這簡直是匪夷所思。任何國家和地區的公職人員在就職時，均須宣誓擁護當地的憲法。正如我們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國、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效忠人民，盡忠職守。這是理所當然的，但居然有人表示寧可不宣誓。在香港過去發生這麼多事情後，我相信很多市民都開始明白，有一些完全不愛香港、只想破壞香港的人，正在從政和搞事。因此，今次的修訂雖然來遲了，但我認為是必須的。我支持《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

我認為，香港要走的前路可說是越走越寬敞。有人可能持相反意見，但我是相對較樂觀的樂天派，面對多麼黑暗、困惑和難走的路，也深信前路可以回到家鄉。這亦是我們的目的地。若然不信，我們現在很快來一次"回帶"，看看為何香港會弄得這樣子。事因在2014年的佔中事件中，我們有點姑息養奸，認為純粹事關言論自由，違法達義亦只是提出意見，在學術自由下的書生不會亂成怎樣。香港有一種特別情況，就是政府每年將公帑的20%撥給教育、20%撥給社會福利及20%撥給醫療。本來這是做好心，我們特首的競選口號亦提到"如果我掂，你都掂"，更會增撥50億元到教育方面。

戴耀廷說甚麼違法達義，我們任由他在那裏操縱和干預學校。學校本來是學好的地方，誰不知老師一說學生便通通奉旨做錯，甚至不認為自己有錯。

有些人更在外面說甚麼引領美軍入城攻打香港，正常人聽到這些言論也會站起來喝止，但偏偏反對派窩藏和包庇這些分子，更擁着他們加以疼惜，也不說之後有否割席了。因此，我們今天討論《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就是否極泰來的第一步，因為事情實在太離譜，所以要這樣做來平衡。今年是2021年。由2016年釋法到現在，我們用了5年制定這項法案。我不會覺得這是"遲來的春天"，而是恰到好處。2017年，第六屆的議會以全攻略對付當時的特首"CY"，為了UGL事件既到澳洲又到英國。面對這些惡態、醜態全部暴露出來，政府卻一籌莫展；面對當時"港獨"風聲中"偽學"革命和搞"港獨"的氣氛甚濃，政府亦不知如何處理。我們從民間出發，反"港獨"、反"偽學"、反"冷血"。我們舉辦一項民間活動——只是民間活動——但突然有一個人說了一聲"殺"，那群面孔醜陋的泛民便煞有介事，竟然全部人說何君堯的活動是為了煽動暴力。我說"無赦"只是"兜一兜"，便已被說成是煽動。

對於2019年4月至12月的"黑暴"風波，政府同樣不知如何處理。當時，"好打得"的那人說我們一定要衝刺，要完成修例，怎料突然之間卻說"無謂衝、不要衝"。中央只是叫我們"止暴制亂"，香港卻自己繼續亂。這是2018年至2019年的事，幸好民間人士走出來支持我們的最後一道防線、最後一支強心針——警察，所以我們便安然渡過。

幸好，當時我們亦全力以赴，民間又一次推動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換來了《香港國安法》。

我覺得兩者是一個天大的配合，但我們來到這一步要怎樣做呢？既然完成撥亂反正，便要看看如何在下一步破格求變。公職人員指的不只是議員，還有多達600個委員會的公職人員，該如何處理呢？

因此，"十四五"規劃必須做好。

如果沒有，我現在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代理主席，首先，我藉此機會感謝《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張宇人議員，以及各位委員、秘書處及法律顧問所作的努力，令《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得以順利完成。《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要準確落實《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其《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以及《香港國安法》中對公職人員宣誓的規定，確保有關公職人員明確理解他們的憲制責任和要求，並保障只有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基本要求的人才能出任相關公職，貫徹"愛國者治港"這個原則，讓"一國兩制"能夠行穩致遠。《條例草案》的主要修訂範疇包括：一解釋法例中"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提述；二引入區議員須作出宣誓的規定；三明確宣誓要求；四劃一由行政長官或其授權人士作為相關公職人員的監誓人；五完善處理違反誓言的情況的機制；及六就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的人加入參選限制，以彰顯誓言的莊嚴。在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中，我們欣悉議員及公眾普遍支持政府盡快落實《條例草案》，亦就個別條文及執行細節進行了深入的討論，表達了不少寶貴的意見。在此，我希望就議員比較關注的條文和事項作出扼要說明和回應。首先，參照《解釋》、《香港國安法》及《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的規定、過往法庭判決和選舉主任處理提名時所得經驗，《條例草案》修訂《釋義及通則條例》，加入了"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透過6項正面清單及9項負面清單行為，令相關的法定要求和條件更加明確和客觀。議員對有關的要求亦作出了不少建議和提問。我希望重申，正、負面清單只是為了使"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有更清晰的定義，本身並不會施加任何刑事法律責任或帶來法律後果。某人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仍須交由相關的執法主體在考慮了個案的相關事實、證據和情況後作出判定。在加入有關定義後，正好讓有意或已經出任相關公職的人士也能更加清楚明白、掌握相關要求。《條例草案》引入了區議員須作出宣誓的規定。不少議員關注《條例草案》通過後的相關安排。經徵詢民政事務總署，我現簡略說明有關情況。若《條例草案》順利獲得通過，條文將於2021年5月21日刊憲當日生效。在原定於2020年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中，共有4名現任區議員被選舉主任裁定為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就該4名區議員而言，根據《條例草案》建議新增的第24條，他們在《條例草案》生效後即喪失出任議員的資格。因此，在《條例草案》生效後，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須根據《區議會條例》第321條在21天內，公布他們自《條例草案》生效日期起喪失出任議員的資格。至於其他區議員，民政事務局正研究如何落實相關的宣誓安排，包括宣誓的方式、地點、日期等。初步計劃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在取得行政長官授權後作為監誓人。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民政事務局會盡快公布區議員宣誓安排的詳情。未能依法宣誓的人將即時喪失出任區議員的資格。《條例草案》亦已規定區議員的誓言必須符合法定要求，包括真誠、莊重。

《條例草案》建議，一旦律政司司長以有關立法會或區議會議員違反誓言或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為由，根據《立法會條例》第73條或《區議會條例》第79條提出法律程序，則有關議員即時自動暫停職務和職能，直至法庭對有關的訴訟作出最後決定。在法案委員會審議的階段中，議員對上述安排有相當的討論，剛才亦有議員認為律政司司長獲賦予權力過大，甚至有行政、立法不對稱等言論。我們在此再次重申，條文旨在反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及《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的相關規定。

這是很清楚說明"一經"及"即時"。我們相信人大常委會的原意是不希望這個情況繼續在議會內拖延，希望做到刻不容緩，不應姑息及容忍該情況。因此，我們認為現時的安排是更貼合人大常委會的原意，是恰當而對稱，亦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為作出適當平衡，《條例草案》亦已包括以下條文，以保障有關議員的利益，包括議員有權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申請解除該項暫停；及為有關法律程序設立"越級上訴機制"，不服原訟法庭判決的一方，在取得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的上訴許可後，可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加快相關司法程序的終局決定。有關法律程序須由律政司司長提出，方會有暫停職能/職務的情況。我希望強調，律政司司長在考慮是否提出有關的法律程序時，必定是以公眾利益為依歸，會嚴格按照法律所授予或施加的權利和義務行事，議員無須過於憂慮。另外，在考慮了法案委員會的建議後，我們稍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會提出修正案，處理兩項有關酬金等待遇的安排，以進一步明確政策原意。一、是訂明有關議員在暫停職務期間，不應享受相應待遇；及二、是訂明若法庭裁定某議員在某天已喪失資格，他亦應自該天起喪失享受相應待遇的資格。上述的修正案都已獲得法案委員會的支持。另外，亦有議員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關注有關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宣誓安排。相信不少議員亦已留意到，我們已經在《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中加入了相關的規定。代理主席，為了讓我們可以早日落實及完善有關公職人員宣誓規定，確保"愛國者治港"，履行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回應社會各界的關注及訴求，我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二讀《條例草案》，以及我稍後動議的修正案。我謹此陳辭。

《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委員已獲得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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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31條。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21及26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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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會請委員發言。合併辯論結束後，全體委員會會先表決沒有修正案的條文納入《條例草案》，然後表決修正案。
主席，政府動議的修正案，分別修正《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第21及26條。相關的修訂主要是因應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就有關酬金等待遇安排作出的修訂。我現在簡略說明修正案的目的。首先，修訂《條例草案》第212及262條，該等條文訂明了《條例草案》建議一旦律政司司長以有關立法會議員/區議員違反誓言或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為由，提出法律程序，則有關議員即時自動暫停職能和職務，直至法庭對有關的訴訟有最終決定。

雖然我們認為原本的《條例草案》已可藉立法會/區議會既有的權力或行政安排處理有關事宜，但我們不反對進一步明確政策原意。因此，我們建議修訂《條例草案》第212及262條，以在《立法會條例》第73條及《區議會條例》第79條加入條文，明確有關議員在暫停職務期間"不得享受任何相應待遇"。其次，我們亦建議修訂《條例草案》第213及263條，以訂明若某人根據《立法會條例》第73條或《區議會條例》第79條提出的法律程序，獲證明於某日開始喪失以議員身分行事的資格，則他由該日開始不再有權享有任何相應待遇。這是因應法案委員會委員建議作出的修訂，與《解釋》及《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的規定和精神相符。另外，因應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的建議，我們亦對《條例草案》第26及262條作出技術修訂，以確保在該條文中行文用字的一致性。我們已向法案委員會介紹上述有關的修訂，法案委員會亦支持我們的建議。我懇請委員支持這些修正案。

主席，今次政府的修正案，是關於處理暫停職能和職務期間相應待遇的安排，訂明立法會和區議會議員在暫停職能和職務期間，不得享受任何相應待遇，即包括酬金、津貼及各類開支償還款額，以及訂明喪失議員資格的人士，自喪失資格當天起不再有權享有任何相應待遇。簡單來說，因違反誓言而被"DQ"的立法會和區議會議員，不得獲發酬金，不得以議員身份行事。今次政府提出上述修正案，我認為政府從善如流。其實，在法案委員會會議期間，當議員提出薪酬待遇問題時，政府本來表示立法會本身有既定程序，不想介入處理議員的薪酬問題，又指區議會事宜應由民政事務局負責。

未進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絕宣誓，不得就任相應公職，不得行使相應職權和享受相應待遇。議員同事提出這些合理依據，政府亦聆聽議員的意見，並考慮到"一致性"的問題，既然着手處理區議員的薪酬問題，也應同時處理立法會議員的薪酬問題，統一做法，故此提出修正案。

同時，我想告訴市民，對我們而言，今次的法例是全新的，法案委員會在4月1日第一次舉行會議，至今天提交大會恢復二讀，除了同事努力舉行會議審議《條例草案》、列舉有建設性問題及提供意見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律政司的同事和我們的法律顧問均表現出色，用心解答議員提問，行政、立法兩方面的工作效率高，使法案進度良好。

主席，總括而言，我認為今次政府從善如流，是行政與立法能夠良好溝通、互相聆聽的表現。我支持通過修正案。

主席，以下我會就《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發言。2016年的人大釋法規定："宣誓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就職的法定條件和必經程序。未進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絕宣誓，不得就任相應公職，不得行使相應職權和享受相應待遇。"特區政府根據相關規定，透過《條例草案》修改《立法會條例》及《區議會條例》，授權律政司司長對不符合宣誓要求，或已被依法認定違反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規定的人士提訴，取消其議員資格。有關法律程序展開後，相關議員隨即會被停職，包括不得出席各類立法會或區議會會議，以及不得以議員身份行事或舉辦活動等。不過，對於被停職議員能否繼續支取相關議員薪津，原草案就未有明文規定。政府解釋，相關薪津安排有不同法例和機制處理，其中立法會議員薪津是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決定，區議員薪津則由民政事務局或民政事務總署處理，為尊重相關制度，所以無須在《條例草案》中訂明。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我與多位議員均對有關做法表示不滿。如果某人因為違反宣誓規定或擁護效忠而被要求停職，怎可以讓他們繼續支取薪津、白拿工資、浪費納稅人的血汗錢呢？當然，經過法庭聆訊後，有關人士最後可能獲准復職，但這種情況可以透過補發停職期間的應付薪津處理，但先付錢，甚至讓他們預支巨額款項，然後才想辦法追討，事實證明是相當費時和失效的。最近幾年，我在預算案的特別財務委員會均曾詢問行管會，向因2016年宣誓風波而被"DQ"議員的追討薪津的進度，但答覆實在令納稅人相當"肉痛"。梁頌恆與梁國雄兩名前議員拖欠立法會360萬元薪津，至今分毫未曾償還，而其中梁頌恆更因已被頒令破產及逃亡美國，有關欠款被迫要撇帳。雪上加霜的是，立法會為了追回有關薪津的行動，前後便花了接近140萬元法律開支，這些全部也是公帑。因應議員意見，局長提出修正案，訂明議員在停職期間"不得享受相應待遇"，更全面落實人大釋法要求。對於政府採納議員意見，從善如流，作出修訂，我是深表歡迎的，但具體如何落實執行相關停薪的規定，仍然有待行管會與民政局跟進。我希望他們可以盡快完成相關工作，因為《條例草案》一經通過實施，政府便會安排現屆全體區議員進行宣誓，律政司司長亦應當盡快對一些明顯違背擁護及效忠規定的區議員採取法律行動，相關停職及停薪機制很可能很快便派用場。因應今次修例，我亦希望行管會從速檢視相關薪津發放機制，特別是候任議員在完成宣誓就職程序前，可以預支的工作津貼金額，避免將來可能要花費大量公帑打官司追討。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各項修正案。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主席，我想很快地談談修正案，當然我完全支持修正案。

我在這裏再次感謝委員在《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的審議期間提出的寶貴意見，令我們的政策原意更清楚。

這項修正案清楚訂明相關的薪酬安排，包括：第一，如果有議員因為律政司司長提出法律程序而被暫停職務和職能的情況，他不應享受相應的待遇；第二，如果在根據《立法會條例》第73條或《區議會條例》第79條提出的法律程序中，證明某人在某日開始喪失以議員身份行事的資格，他由該日開始便不再享有任何相應的待遇。政策原意是十分清楚的。民政事務局方面會以此作為基礎，制訂相關的指引。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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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現在表決修正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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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經修正的第21及26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剛讀出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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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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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